主席，我再次感謝提出原議案的邵家臻議員，以及提出修正案的張超雄議員、梁志祥議員、梁耀忠議員、郭家麒議員和區諾軒議員。今次的議案共有38位議員發言，大家均非常關心如何完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以至是整個現金援助制度。多位發言的議員均要求政府增撥資源，以扶助弱勢群體，所以我希望在此指出，政府與大家的目標一致。我們近年更加進取地投放公共資源改善民生，讓社會各階層能夠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其中，現金援助開支的迅速增加切切實實地反映了政府的承擔。在2018-2019年度，社會保障制度的開支預計約550億元，較6年前增加接近一倍。有關數字尚未計及在2018年4月實施經全面優化的在職家庭津貼。職津推出約9個月，至今收到5萬多個住戶的申請，已發放津貼約8億元，大幅度高於優化前的數字。邵家臻議員的原議案及多位議員均關心綜援金額的釐定機制。正如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在開場發言所說，綜援的標準項目金額每年均會按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的變動調整。以綜援四人家庭為例，他們平均每月可得的綜援金為15,182元，比5年前增加約三成。當然，不同的家庭視乎情況可能會獲得更高的款項。此外，社會福利署亦會每5年根據綜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更新綜援中社援指數的權數系統，即指數涵蓋的相關貨品或服務的相對開支比重，作出有關調整，以反映綜援受助人的最新消費模式。現行的調整機制行之有效。租金津貼方面，多位議員均有表達意見。雖然政府過往一直也表達，我們無意全面檢討綜援計劃，但我們會不斷、亦會繼續檢視計劃的各項安排，並推出針對性的措施，租金津貼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關愛基金在過往數年均有推出一些援助項目，給予所謂"超租"即向租金高於綜援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綜援私樓住戶提供一筆過援助。在2017年亦作出了一些優化，我們會留意這項目的推行情況，日後可能恆常化這個改善租金津貼的安排。在豁免入息安排方面，我們亦聽到很多議員提及綜援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有關安排的目標，是鼓勵有工作能力的受助人求職和持續就業，達致自力更生。在現行安排下，受助人每月首800元的收入可全數獲得豁免，而其後的3,400元則有一半可獲豁免，總豁免金額每月最高為2,500元。為鼓勵殘疾受助人就業，政府在2016年10月推出為期3年的關愛基金試驗計劃，將領取綜援的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息上限由每月2,500元提升六成至每月4,000元。社署會適時檢視這項試驗計劃的成效，並考慮長遠的安排。較早前我也曾在其他場合表達，這可能是我們需要檢視的其中一項安排。有議員提到容許長者和殘疾人士以獨立身份申請綜援。現時，社署要求與家人同住的人士須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這項要求是基於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同一家庭的各個成員應互相扶持，互相幫助。在有入息者能負責供養沒有經濟能力的家人的時候，綜援受助人應先使用家庭成員的經濟資源應付基本生活所需。遇有特殊個案，例如長者與家人的關係不太和諧時，社署署長會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容許有需要的人士獨立申請綜援。有議員亦希望政府進一步推展綜援的可攜安排。我想藉此機會指出，社會保障金額的可攜安排只適用於廣東和福建。主要原因是兩省均有較多香港居民居留，移居當地的長者在地利和社群考慮方面，亦可與香港親友保持聯繫，簡單而言亦可與香港保持聯繫，所以我們認為可以將有關安排擴展至這兩省。不過，對於將安排擴展至其他省份，我們沒有任何計劃。

其中，在2018年施政報告中，我們宣布將長者生活津貼擴展至該兩省的可攜安排。在措施正式實施後，三層長者社會保障，包括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均可在兩省領取。在今次辯論，多位議員提到長者綜援的長者定義。有很多議員提到零溝通，沒有與大家討論這個問題。有關把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由60歲改為65歲的安排，是在2017年1月施政報告宣布的一系列社會保障措施的其中一項。其他措施均已執行，當中包括調高普通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限額、推出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實施福建計劃等。政府亦在同年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清楚陳述有關措施。大家在辯論中亦提到，政府在過往兩年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解釋改變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的理據及安排，當時的說法一直是最早在2018年第四季實施。其間，我們有很多機會與各位議員就這項問題交代和討論，所以指當局沒有提交文件，這個指責我們很難接受，而這亦不是一個忽然的改變。

至於身體健全的60至64歲新申請人，他們仍會以健全成人的身份得到綜援的"基本生活保障"。我們當然會鼓勵和協助他們自力更生，而且政府將透過跨部門及機構協作，為健全綜援受助人提供更加聚焦的就業及再培訓服務。

有議員提到有關《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的問題，因為有市民可能申請司法覆核，所以在這個議事堂我不宜詳細交代。不過我只可以提醒一點，大家可參閱終審法院數年前就《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作出的理解。我們頗有信心，現時的安排符合《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我相信大家也知道，香港人越來越長壽。政府在1971年推出綜援計劃時，當時稱為公共援助計劃，香港男性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為68歲，女性是75歲。時至今日，有關預期壽命已增加至女性88歲，男性82歲。到2066年，男性更預計會延長至87歲，女性則為93歲。我相信大家也看到，香港人的預期壽命在可見的將來有持續上升的趨勢。我記得20年前，我在立法會的前廳與前議員周梁淑怡看到一段新聞。有一位50多歲的婦女遇到交通意外，報紙報道指"半百老婦"被車撞到。周梁淑怡議員當時立即說，以後過馬路一定要小心，否則容易被稱為"老婦"。今時今日，大家還見到這些"半百老翁/老婦"的描述嗎？還有人會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嗎？很多時候，特別在昨天的辯論中可見，我們對年紀問題存有一些所謂迷思。譬如區諾軒議員提到我參與渡海泳，實際上我很鼓勵區諾軒議員明年與其他立法會議員，包括鄭泳舜議員或梁繼昌議員，一起參加渡海泳。我相信只要他努力的話，65歲、75歲、85歲也好，他仍然有能力參加渡海泳。因此，大家不要將年紀與運動劃上等號，雖然在統計上顯示存在一些差異，但這並不代表一個人到某一年齡其運動能力便有差異。第二，在議事堂的討論中，有一個概念大家都要搞清楚，就是勞動與勞損的分別。從一個工傷、工業安全的角度而言，所謂勞損，就是在工作或生活重複使用不適當的動作而產生勞損，並不等於勞動的人便必然會有勞損。反之，很多有勞動的人其身體、年齡會較一個缺少勞動的人更加"年青"。

當然，在工業安全意識不足下，有很多工作會導致勞損的問題。勞工及福利局、勞工處在這方面的工作會更加努力，希望減低因重複動作而產生勞損的職業健康問題。

另外在昨天的辯論，我亦聽到很多說法。譬如當李國麟議員談到這個60歲至64歲的問題時，接着一句說話已經在說一個80歲的婦人拾紙皮。梁美芬議員又談到——不過我希望日後大家都要留意——她說"在乞兒兜揦飯食"，我相信她是無意的，不過希望可以減低這些說話冒犯的問題。當鄭松泰議員談到60歲至64歲的問題時，第二句便已講到73歲的保安員。郭家麒議員說到60歲至64歲的問題時，第二句說話已在談一個年近80歲的清潔工。由此可見，大家談論的長者也是70歲、80歲。

大家的描述和討論容易產生很多誤會，誤以為當局要削減70歲、80歲長者的福利，但我們並無這些意圖和企圖。事實上，大家是明白的。我以前也曾提過，但或許大家沒有特別留意，就是去年9月3日有一宗新聞，指俄羅斯將男性領取退休福利的年齡由60歲延遲至65歲，全國不同地方出現和平遊行示威。

我希望大家明白，即使我們不是在今天，而是在5年後、10年後向議會提出這項政策，我們同樣會受到很大的批評。當然，大家也說得對，很多60至64歲的人士沒有工作能力，身體亦未必適合工作。事實上，現時正領取綜援的55至59歲人士中，差不多有七成屬於體弱、殘疾，他們都不受這項政策轉變影響。這個政策僅影響現時健全的人士，在55歲至59歲的組別中，大約只有三成左右。我們會致力為較年長人士提供適切的就業服務。勞工處已推行多項措施，例如為中高齡人士舉辦大型專題招聘會、地區性兼職工作招聘會及設立年長求職人士專題網頁等，以方便他們獲得最新就業資訊和尋找合適的空缺。勞工處亦於2018年9月優化"中年就業計劃"，並易名為"中高齡就業計劃"，向聘用60歲或以上已離開職場或失業的年長求職人士的僱主，發放每月上限4,000元的在職培訓津貼，為期6至12個月。這項新措施希望可進一步鼓勵僱主聘用年長人士。大家可能聽到一些消息指，我們就社署委託非政府機構營運的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會作出一些改動。其中的重點是希望——在大約10年前，我們在天水圍一個一站式服務中心，透過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協同勞工處與僱員再培訓局提供服務，我們的重點是希望未來所有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都會予以推行。所以，雖然他們未必可以於同一地點，但我們希望其運作模式可以做到更加一站式，幫助有需要的尋找工作人士，當然包括較為年長的人士。至於社會近日關注在就業及其他範疇上進一步支援綜援受助人，當然包括60至64歲人士的意見，我們樂於繼續聆聽各持份者的具體建議。我希望重申，把長者綜援的定義由60歲改為65歲是有見香港人均壽命延長和社會有把退休年齡延至65歲的趨勢，不是為節省公共開支，希望透過這個做法，加強有關支援工作，令到身體健全的60至64歲人士更加能夠在職場覓得較高的收入，改善生活。

有很多議員擔心，這可能會是一個"骨牌效應"。若大家記得有關時序，這個政策決定是於2017年1月18日發表的2017年施政報告公布，接着在2017年6月完成制定《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其後政府接受。該方案充分討論了不同安老服務的受助人的年齡定義，沒有任何改變。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

我命令若稍後就"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梁耀忠議員，由於張超雄議員及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張超雄議員及梁志祥議員修正的邵家臻議員議案。

郭家麒議員，由於張超雄議員、梁志祥議員及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張超雄議員、梁志祥議員、梁耀忠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修正的邵家臻議員議案。

邵家臻議員，你還有53秒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可是，在20年後的今天，羅致光站在雞蛋的另一邊，牽頭削減綜援。他剛才的回應叫人失望，真是"官字兩個口，富字5個口，窮字一個口也沒有"。再次感謝5位提出修正案的議員，以及32位發言的議員。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我的議案，為貧者發聲，讓綜援受助人沉冤得雪。政府今天竟然要收緊長者綜援年齡，根本是破壞社會保障制度。立法會的聲音很清晰，就是立即擱置收緊長者綜援年齡要求的措施。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邵家臻議員動議的議案，經張超雄議員、梁志祥議員、梁耀忠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區諾軒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改善公營房屋短缺問題"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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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涂謹申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2018年除夕公布進行了15個月的公眾諮詢結果，並提出8項主要建議，包括發展棕地、高爾夫球場和東大嶼都會等。我的原議案和9項修正案均涉及不少專責小組的建議，稍後我和民主黨的議員會詳細講述我們對各項增加土地供應措施的看法。專責小組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及1星期後特首的簡單回應，有數個場景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值得一提，或者有助我們了解林太及其政府如何看待專責小組的角色。第一，當天在專責小組的記招，主席黃遠輝和副主席黃澤恩可說是罰站了1小時；第二，林太在上星期行政會議前的記招一方面表示認同專責小組就棕地和填海的建議，但一提到高球場，她則說要留待民政事務局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檢討的諮詢，還表示"採用研究建議與否是基於香港利益為依歸，這才是負責任政府所為......如果政府對每個顧問的意見照單全收，並非負責任的做法。"有留意新聞的市民如將上述場景、近日提高申領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年齡、三隧分流，以及去年施政報告"搶閘"公布"明日大嶼"等建議的事件串連起來，能夠得出的結論是林太與其團隊對各項社會政策根本早有定案，公眾要做的只是就她認為正確的選項選擇"要或不要"，英文即"take it or leave it"。我進一步認為，林太覺得專責小組的作用只是為她的立場"背書"，所以我多個月前已說解決不了便諉過於黃遠輝，解決得到則歸功於林鄭月娥。林太當然是強勢的政務官出身，但我要奉勸林太，在處理公共政策特別是土地和房屋問題時，這種唯我獨尊的態度只會激起民憤，因快得慢。借用黃遠輝的一句話，任何土地選項也不會是"無痛方案"。如果林太與其團隊仍然堅持只需要部分人承擔，又或是仍然偏袒某些選項如高球場，她還怎會得到市民的信任呢？社會怎會信任她是為公眾利益覓地呢？受影響人士如被收地的人又怎會心服口服呢？主席，說回我的議案內容，其實7項建議均旨在於最短時間內找到最多土地建屋或釋放更多現有單位以提供租盤。即使無法完全解決社會面對的房屋問題，但最少能改善現時惡劣的住屋環境。

但在今天土地短缺的情況下，"順得哥情失嫂意"，如為他們編配單位，又會影響其他居屋申請者。當然，說到底仍然是供應短缺太嚴重的問題。對於以上分析和數據，如果林太與其團隊仍然認為可以不發展高球場，而能單靠填海或把填海變成獨步單方，就是未能回應市民面對的迫切情況。要這批市民等待"明日大嶼"，15年或20年後才可解決他們的住屋問題，可說是不切實際。主席，或許讓我再提出較具爭議的兩點：第一，《香港2030+》預計香港未來的整體土地需求約為4,800公頃，即使把現時已有的項目全數開發，仍欠缺1,200公頃。

民主黨認為，即使只可取得當中30%至40%以新發展區模式進行發展，亦可解決最少一半的房屋供應問題。此外，主席，在軍事用地方面，我留意到很多提出修正案的建制派議員很有趣，把我的議案第四點有關"與中央政府協商，將香港部分閒置或使用率偏低的軍事用地釋放作房屋發展用途"的內容刪去。

今天早上我看到英國脫歐的問題，其實亦有困難，而我們在議事廳內辯論房屋問題，今天的辯論可能會產生明天的希望，亦可能會產生市民明天的無助與絕望。因此，在這個牽涉香港人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以及長遠發展的重要問題上，我認為我們有責任作出艱難的決定，並提出最佳方案。

主席，本港房屋供不應求，已成為各階層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題。政府最近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將2019-2020年度至2028-2029年度10年期的房屋供應目標定於45萬個單位，同時將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修訂為7：3。然而，沒有麵粉，何來麵包？如果建屋用地未能妥善規劃以確保長期穩定供應，任何長遠房屋策略都可能淪為"畫餅充飢"。由於建屋土地供應嚴重不足，短中期的公營房屋供應要達致預期目標絕非易事。主席，要解決房屋供應，必須設法開拓土地。就此，社會各界必須尋求最大的共識，作妥善規劃，力求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行政長官在2017年9月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以推動社會討論整體土地供應策略及相關選項的優次，並向政府提出建議。專責小組曾開展以"增闢土地，你我抉擇"為題的公眾參與活動，並於去年年底向當局提交報告。正如不少社會人士指出，儘管專責小組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專責小組在公眾參與活動中，以"茶樓點心紙"的形式羅列不同的土地供應選項，將錯綜複雜的土地供應議題過分簡單化，容易忽略某些選項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由此產生的政策建議就難免有失偏頗。最顯而易見的是，專責小組報告將"利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作其他用途"列作3個"短中期選項"之一，並認為"值得政府優先研究及考慮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粉錦公路以東32公頃用地的局部方案"。然而，這項建議引起很大的爭議，不少社會人士認為粉嶺高爾夫球場並不適宜作房屋發展用途，箇中考慮因素包括球場本身在文物建築、本土文化、自然生態、體育及旅遊發展等方面，均具有獨特的價值。同時，自1959年起，粉嶺高爾夫球場每年均舉辦國際高爾夫球賽，貿然收回球場勢必影響香港高爾夫球運動的發展和香港的國際形象。此外，根據規劃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委託工程顧問公司在2018年2月完成的《發展新界北部地區初步可行性研究》，即使全面收回高爾夫球場發展，可興建的單位數目不會太多。在實際操作上亦不像坊間所言般容易，既需時重置全部或部分土地，也要擴闊粉錦公路等交通基建，甚至要遷移輸送東江水的水管。因此，我認為特區政府應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審慎考慮專責小組提出的各個土地選項建議，不宜照單全收。不過，專責小組認為本港實際土地短缺數字遠高於《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所估算的1,200公頃，而短期的土地短缺情況尤為嚴峻，相信大家均認同。至於如何有效開拓土地，社會必須理性討論，盡快達成最大的共識。我認為，在深入探討不同土地選項的利弊之前，大家應確立兩項基本的認知和原則。首先，特區政府必須以更大的勇氣和承擔，盡快制訂整體的土地開拓策略，採取多元化規劃方案，以更實際及便捷的方式增加土地供應，從而建立長遠土地儲備，靈活調節土地供應；以及訂立長遠基建規劃，加快將適用於住宅用途的土地規劃作興建公私營及資助房屋。此外，在增加房屋供應之際，既要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也要兼顧經濟、民生和社會的整體發展，包括發展產業、文化藝術、康體設施、交通網絡和社區設施等，以配合香港長遠的可持續發展。主席，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一直十分關注如何增加土地供應以滿足本港的經濟及民生發展所需，並多番向特區政府獻策。例如，最近一次是在去年9月，我們就施政報告土地供應方面的議題，向特首提交涉及發展和開拓土地的八大範疇共30項建議。我們強調當局必須採取多元化規劃方案，包括積極推動在維多利亞港以外的合適選址填海、加快開發岩洞和地下空間、在特定條件下增加地積比率、更改土地用途、加快收地與重建，以及推進各項新發展區和新市鎮擴展計劃等。至於短、中、長期的具體建議，部分內容可見於我動議的修正案。就短、中期政策措施而言，我們認為當局既要加強市區重建局作為市區重建的"促進者"角色，盡快將收回的土地用作發展資助房屋，也應加快制訂高齡公共屋邨重建計劃，同時放寬市區用地的地積比率，有助地盡其用，增加房屋供應。當局也應研究進一步引用《收回土地條例》，並設立具彈性和透明度的補償機制，推動公私營合作，以加快收回新界的棕地及閒置農地，從而開拓新發展區作建屋用途。

至於長遠的發展策略，我們認為當局應該以"供應帶動"的思維，重新考慮興建荃灣至屯門的鐵路，為進一步發展新界西部帶來新動力，藉此開發鐵路沿線的土地，以提供大量新的住宅及工商用地。同時，對於施政報告提出填海造地建屋的建議，政府不應再議而不決，而應提出全面和長遠的填海規劃和具體的填海方案，以及向立法會提交大嶼山以東等區域的填海方案，並申請撥款作前期研究，以盡快啟動相關填海計劃。主席，儘管本港急需拓展土地增建房屋，但我們認為切忌病急亂投醫。例如，原議案提到要將預留作香港迪士尼樂園第二期發展的用地，改作發展公營房屋，但香港迪士尼樂園是重要的旅遊景點，確有需要預留土地作擴建和發展。至於原議案建議將香港部分軍事用地釋放作房屋發展用途，既不切實際亦不可取。根據《基本法》第十四條，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的防務。原議案的該項建議顯然忽視了香港回歸的歷史背景和具體安排，以及國家駐軍的主權和法理依據及《駐軍法》的相關規定。主席，要有效拓展土地供應，當局固然要凝聚社會共識，同時需要設立高層次跨部門協調機制，理順和加強協調相關政府部門在土地供應方面的職責和程序，以便加快增闢土地的流程。

不過，對於原議案提出7項短、中期增加房屋供應的建議，我大部分也有保留，因此提出修正案。首先，就發展新界棕地和農地方面，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去年年底發表報告，指出發展棕地是最多市民支持的選項；此外，發展新界農地的支持度亦相當高。可是，正如該報告所述，無論是發展棕地或農地，均涉及收地補償，重置棕地及農地作業，以及交通和社區設施配套等複雜問題，並非手到拿來的選項，更不能只靠《收回土地條例》這個單一手段，便可很順利地收回大量棕地或農地用作建屋。我的修正案加入以公私營合作模式來發展棕地和農地，並不代表我"一刀切"地認為這種模式比強制收地好，我只是想增加一項選擇，讓政府可因應個別用地或項目而採用較有效的模式，多管齊下地盡快覓地建屋。

因此，對高球場用地不應存在雙重標準，不能不顧程序及不作深入研究。有關迪士尼樂園第二期發展用地，我去年在立法會提出口頭質詢，對如此大幅的土地長期"曬太陽"表達不滿，但我同時認為，香港是法治的地方，須尊重合約精神，所以我要求政府先研究是否有權提早收回相關用地。對於原議案建議以該幅用地發展公營房屋，我亦有保留。第一，正如朱凱廸議員的修正案也提及，當中可能涉及噪音及空氣污染問題。第二，在交通及社區配套方面，除非是落實"明日大嶼願景"，以鐵路及公路接通新界西北、大嶼山、中部水域人工島及港島北，否則相關用地未必適合用作高密度房屋發展。原議案第五點建議落實"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政府建議只容許居屋業主出租單位一部分或一間房，但原議案及部分修正案建議探討整間屋出租，我不能贊同這一點。我認為，無論是香港房屋協會或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資助出售房屋，本身便是一項社會福利，是納稅人用公帑補貼有需要人士買樓。如有關業主已另有合適居所，無論是購置或租住了另一單位，還是已移民，均代表他本身已有能力滿足住屋需要，不再需要政府及納稅人協助，按道理便應退出該單位，讓其他更有需要的人士入住，不應讓他把整個資助出售單位出租，賺取租金。這正是我提出設立資助出售房屋回購機制的原因。現時無論是居屋、綠表置居計劃、港人首次置業先導項目，以至舊有的夾心階層住屋計劃，業主在禁售期完結及補地價後，可把單位於私人市場放售，每賣出1間，便代表整體資助房屋庫存減少1間。所以，我建議將來新建的資助出售房屋，應由政府和房委會回購，經過翻新後再售予合資格的家庭，以維持資助房屋的供應量。除了供應問題亦涉及公平問題，現時居屋中籤比中六合彩更難，容許資助出售房屋業主將單位私人轉售，不論是補足地價抑或未補地價售予綠表或白表申請者，原業主大多會獲利，因為當中必有某個水平的中籤溢價。

至於何謂合理的回購價，我初步建議為買入價加上等同相關年份平均樓價升幅的金額，讓原業主可取回合理的資產增值回報。我希望大家支持這個由政府回購的原則，其他細節日後可再詳細討論。

由於時間關係，我會留待其他場合解說相關建議的詳情，在此不贅。我修正案的另一項建議是全方位增建過渡性房屋，包括善用閒置政府用地、空置校舍，以及現有公共屋邨的天台、儲物室和"空格位"等，這些建議在其他修正案也有提及，就留待其他同事說明。我現在想集中談談要求政府制訂措施，鼓勵私人業主將閒置農地改作過渡性房屋的建議。今年施政報告宣布重推及優化活化工廈政策，內容包括容許把整幢工廈或部分樓層改作過渡性房屋，我支持這一點。然而，相對於工業大廈，不少私人閒置農地位置更方便，如獲政府適當的政策配合，其實可以更適合、更便宜、更快供興建過渡性房屋。假如政府有措施讓這些業主可以快捷、合法地建成過渡性房屋，並規定他們把部分單位交回政府或房委會編配給有需要人士，例如長期輪候公屋或現時繳交昂貴租金的"劏房"家庭，就可達致多贏局面，我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這建議。

第二個迷思，是一個名為黃遠輝的悲劇人物。他在數月前獲"林鄭"委以重任，上演一齣"大龍鳳"，研究長遠房屋供應。我說說黃遠輝的第一個迷思，大家都知道，"林鄭"未上任前曾長時間擔任發展局局長——她是局長的前任再前任——她亦曾任常任秘書長，而且"好打得"，當時表示要處理新界的僭建村屋，又要修改原居民的丁屋政策，她是相當熟悉香港土地房屋事務的人，不過，我們說她裝傻，突然不懂處理長遠房屋供應的問題，要找來黃遠輝。

香港現在有近6,000公頃土地，卻動不得。

我想起"林鄭"——我忘記是她上任前或上任後——曾在報章表示，興建公屋，建一個蝕一個；賣居屋，賣一個賺一個，所以現在要上演一場"大龍鳳"，推出"綠置居"。

第三，政府說沒有土地，但香港中文大學伍美琴教授曾分析，香港有超過9,680公頃土地尚未規劃。

大家都知道，啟德的土地自機場搬遷至今仍未賣完，有沒有搞錯？香港有這麼多人等候住屋，但土地21年仍未賣完，還要假裝多推出數幢大廈作為公屋，仿如皇恩大赦一樣，說穿了，這個政府是與大家一起"玩"土地和樓價的遊戲。

現時有6,000公頃土地，加上尚未規劃的9,680公頃土地，但政府卻對香港人說現在沒有土地，真是"信它一成，雙目失明"。不過，最可耻的是，在這個議事廳內亦有很多人裝傻、裝作不知道，站在政府那邊，稱讚"明日大嶼"。然而，大家都知道，"明日大嶼"所涉及的開支，總要"進貢"給某些人，單是購買海沙亦要數千億元——現時機場所用的海沙也要600多億元——很多國企正在等待賺這筆錢。如果政府要走這條路，繼續不思進取，還要每天說謊，注定會被香港所有市民唾棄。

主席，政府剛公布了《長遠房屋策略》2018年周年進度報告，預測未來10年的房屋供應目標將保持在46萬個單位，而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則會首次調高至70：30。香港工會聯合會歡迎政府採納我們一直以來爭取增加公營房屋的比例。然而，我們看到以往數年公營房屋的數量一直不達標，即使調整比例亦無助提高公營房屋的落成量，無法紓緩香港基層市民的住屋問題。所以，今年的周年進度報告把比例調高至70：30，意味未來10年需要更多公營房屋，每年最少要興建33,000多個單位才能達標，但香港房屋委員會公布未來5年公營房屋落成量只有97,000多個單位，即每年只有不足2萬個單位，根本連原本60：40的比例都無法達到，又何來70：30呢？未來公屋輪候的時間可能會逐年增加，現時已經超過5年，已經違反了政府3年"上樓"的承諾。所以，政府必須加緊覓地，追回已經落後的進度，確保市民的居住權。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剛提出了短、中、長期的8個選項。

香港有1,300公頃棕地，發展棕地得到大多數市民的支持。所以，我們十分贊成政府用不同的措施加快發展棕地，當中應該包括設立棕地資料庫。

所以，政府一定要設立棕地資料庫，提供清楚的數據，以便處理棕地作業重置的安排。對於現時未發展的棕地有違反土地用途或霸佔官地的情況，政府必須加強巡查及提高罰則，必要時應該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棕地。

所以，我們建議以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閒置農地時，必須設立罰則。

我們經常說，將軍澳堆填區的復修地不可以興建房屋，或許政府往後會有方法在那裏興建房屋，但現在政府仍未研究到方法興建房屋時，是否可以重置粉嶺高爾夫球場，以騰出的土地來發展公營房屋呢？

又曾經有議員表示，政府興建人工島是為了方便內地的有錢人來港。

我們支持填海興建人工島，因為我們認為香港需要建立長遠而穩定的土地儲備。以新加坡為例，數年前大家經常說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很好，但大家有所不知，近數年新加坡的組屋供應量十分少且價錢昂貴。當時李顯龍的民望開始低落，在上一次選舉中只是險勝。後來，當地的填海項目剛好完成，有土地供應，而且期間他們收回兩個高爾夫球場，用作發展基建和房屋，有足夠土地用作推行房屋措施，才解決了新加坡的住屋問題。

如果我們有充裕的土地儲備供應，政府才有條件討價還價，而不是如某些人說香港並非土地不足，請他們不要欺騙人。香港需要充裕而穩定的土地儲備供應，才能解決現時的房屋問題。所以，在適合的地方填海和興建人工島是必需的。此外，我要快速地說明兩點，是有關動用房屋儲備金支持香港房屋協會、香港房屋委員會和市區重建局發展更多公營房屋。現時市建局有部分土地收回後可自行發展，我們認為政府應資助市建局利用市區的收回土地發展公營房屋。另外，我必須請蘇副局長留意，有很多公營房屋因為要"跑數"，住宅單位數量要達標，導致社區設施、泊車位、長者設施等不足。政府在發展公營房屋時應考慮善用地下空間，在地下空間興建停車場等設施，便能騰出更多土地發展公營房屋。

我們過去曾就土地問題進行一項所謂的土地大辯論，而正如郭家麒議員所說，目的是想製造一個"土地不足"的迷思，而這個迷思多年前已被梁振英帶頭刺破。他有一句名言是："香港並不缺乏土地，缺乏的是土地規劃。"梁振英的本行是測量師，量度土地是他的專業。他在其他方面的意見，我不認同亦不相信；但他這句說話，我基本上也是相信的，因為很簡單，我們有7%的土地用作住屋，當中住了700萬人。他的意思是其實香港是否真的缺乏土地呢？香港擁有土地的人是誰？是大地產商和政府，擁有最多土地的大地主是政府。不過，這個大地主卻站出來喊不夠土地，然後逐些逐些拿出少許來拍賣，價高者得，製造高地價政策，麵粉昂貴，於是麵包更昂貴。

在1997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政府已有145項公共工程及市區重建項目是引用《條例》收回土地。二十年來，司法覆核有8宗，沒有1宗成功，全部均敗訴，政府全部勝訴。

但很清楚，公共用途包括新市鎮發展、公共房屋發展、政府通過的工務計劃發展及社區設施，這些全部也是公共用途；《條例》更訂明收回作公共用途的定義包括"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為公共用途的任何類別用途......

如果政府害怕，只是害怕自己失去這條財路。

共享計劃即是由政府提供公共設施，負責全部的基建費用，又放寬樓面面積，然後政府只會取回新增樓面面積六至七成，其餘三四成則歸地產商所有，甚至為它們提供基建，你說誰會得益呢？當然，政府和地產商一起"掠水"。至於香港迪士尼樂園第二期的預留土地，第一期的土地尚未用盡，第二期的60公頃曬了9年太陽，認購期還要到2020年才屆滿，然後才打算怎麼做。我不知道這塊土地還要曬多少年太陽。軍事用地碰也不敢碰，現時香港有19幅軍事用地，佔地2,700公頃，需要那麼多土地嗎？香港駐軍的人均面積較澳門多44倍，為甚麼要用那麼多土地？

我們的土地是否太多？

因此，這些全部都是實際上可以發展的土地。

這些全部都是寶貴的公共資源和土地，絕對可以利用，但政府不用，卻說要搞"明日大嶼"，既要填海，又說我們缺乏土地。

當然，10分鐘的發言時間有限，我不能逐一評論原議案和各項修正案的內容，我發言主要介紹由我提出的修正案的3個重點，包括向境外人士和公司買家實施"限購令"、減少發展商囤積土地，以及政府不應該降低出租公屋的比例，因為這些措施都有協助增加供應和壓抑需求的效果，從而滿足香港人家庭和基層的居住和置業需求。代理主席，自從《長遠房屋策略》於2014年公布後，直至2017-2018的4個年度，由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香港房屋協會提供的公營房屋建屋量每年平均不足14,000個單位，大幅落後於《長策》當年提出每年供應28,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的目標，導致公屋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由2014年9月底的3.1年升至2018年9月底的5.5年。而在未來5年，房委會的建設計劃預計只能每年提供平均19,500個公營房屋單位，即使加上其他機構的供應，相信也難以達到《長策》的目標。所以，即使政府在《長遠房屋策略》2018年周年進度報告提出調整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由6：4改至7：3，把未來10年公營房屋的供應目標提升至315,000個單位，但我們只要看一看事實，看一看過去及現時的建屋進度數據，就會知道這個目標是形同虛設，可望而不可及，無法做到的。代理主席，我認為香港房屋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癥結，源於我們的住宅市場對外開放，來自境外資金的投資炒賣，令香港人要面對樓價和租金飆升至嚴重脫離香港市民可以負擔的能力。我留意到，在報告的需求推算中，並沒有調整"其他因素"的數字。何謂"其他因素"呢？就是包括"只有流動居民的住戶"、"居於本港房屋單位的非本地學生"，以及"沒有把單位放回市場的非本地買家"，即相當大部分是非本地、非居住的投資需求。根據報告推算，未來10年非本地的"其他因素"需求竟然多達30,200個單位，而未來10年的私營房屋供應目標則減少至135,000個單位。換言之，在政府新供應的目標中，可能會有高達22.4%的私樓要用來滿足非本地及投資需求，並非供應給香港人，較上年足足增加了5個百分點，即每5個私人單位就有1個用於滿足境外或投資需求，而非用來滿足香港人的住屋和置業需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曾經在網誌提出，要放寬私人住宅的按揭成數考慮條件。雖然陳茂波事後澄清沒有"減辣"時間表，但其言論就引起了香港市民的憂慮政府是否企圖托市，特別是如果"減辣"，將再次吸引大量境外資金湧來香港投資房地產，樓價勢必再次火上加油。所以，政府絕不應該托市之餘，我在修正案提出政府應該進一步限制境外需求，實施非本地及公司買家住宅物業的"限購令"。政府可以參考其他地方的模式，例如澳洲和新西蘭，禁止非本地居民和公司購買及持有二手住宅單位，包括不准持有已補地價的資助出售房屋單位，以達致在住宅市場中區隔本地自住和非本地投資需求，從而確保市場有足夠供應予香港市民、香港永久居民和香港人選擇，單位不會任由非本地居民或公司投資者長期持有，繼而套現謀利。有"限購令"的澳洲，樓價在2018年從高位回落，悉尼和墨爾本2018年12月的樓價，較2017年同期分別下跌11.1%和7.2%，澳洲全國樓價亦下跌4.8%，證明"限購令"有效令樓價回復至當地市民可負擔能力之內。我們應該要學習，請政府官員深思。我的修正案的第二個重點，是應該限制發展商囤積居奇。有估計指，私人發展商持有的新界閒置農地超過1,000公頃，如果全部發展起來，規模大約為3個啟德發展區的總面積，如果計算地積比率，例如3倍，以每個單位平均500平方呎計算，可興建的單位數目超過60萬個。因此，對於長期持有新界農地而不作任何規劃的發展商，政府不應該姑息。政府要建立棕地資料庫，訂下優先發展棕地的原則，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棕地和農地，興建公營房屋。土地空置稅也可促使發展商將囤積的土地盡快用作興建房屋以增加供應。我也支持發展閒置的軍事用地、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包括收回172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以發展公營房屋和安老院舍。不過，即使政府真的收回土地興建公營房屋，我擔心政府依然是想"托市"，興建的單位大部分用來出售，甚至只賣不租，減少出租單位的數量，剝奪輪候出租公屋市民"上樓"的機會，間接迫香港人買樓。

我過去在委員會多次希望透過提問，政府亦不曾交代未來每一年的出租公屋和綠置居的預計供應量分別為何，所以我的擔心是有實質證據支持的。

所以，我的修正案強調，增建公營房屋是不應該犧牲苦候公屋多年的基層市民，政府應首要解決輪候人士的基本居住需要。

今天眼前的問題，我認為已不單是短缺，而且是緊急。按原議案提及的《長遠房屋策略》推算，單是未來10年，本港所欠缺的公營房屋土地便涉及78,000個單位。因此，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認為政府應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以增加土地供應，不應放棄任何一項獲得公眾支持的覓地選項。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趕及在去年除夕公布"土地大辯論"的結果，並因應收集得來的民意，提出了短中期及中長期共8個覓地選項，當中包括發展棕地及利用私人農地儲備。民建聯相信這兩個選項是原議案提述的"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的有效方法，但原議案並無觸及這兩個選項，因此，我們提出了一些補充。不過，我們認為，發展棕地及私人農地儲備，有民意支持只是起步。能否在短中期提供土地，關鍵在於政府何時可以推出相關的政策配套，落實發展。要順利回收及重新發展棕地，並非好像在地圖上劃一個圈，將推土機駛進地盤，剷平土地，然後便可以建屋這麼簡單。政府在收地前，必須妥善處理棕地作業者的關注，包括如何讓棕地作業的經營者有機會繼續經營，令受僱於棕地作業的"打工仔"可以繼續維持生計。因此，我的修正案要求政府盡快提出安置棕地作業的政策——代理主席，又提到政策——包括合理的經營損失補償、業務重置的安排及支援，以回應社會的關注。另外，我們建議利用私人農地儲備，或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發展私人農地。我首先要強調，我們建議的公私營合作方式並非要代替原議案第一點提及的"新發展區"，或以往所說的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相反，我們倡議的合作方式，是新發展區的發展模式以外的另一選擇，兩者之間完全沒有衝突。不過，現實一點地說，以古洞北及粉嶺北為例，我相信大家都記得，有關建議在1998年提出，2008年重提，再進行規劃研究，直至最近落實撥款及安置政策，前後已經20年，但到2019年的今天是甚麼局面呢？連一幅土地也未能收回。新發展區是否真的可以增加短中長期的土地供應，我覺得存有疑問。要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更為困難。既然有現實的限制，社會是否願意從多方面考慮？公私營合作的好處是業權較集中，規模較小，可縮短收地及發展所需的時間，與新發展區相比，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看到房屋供應，解決市民現時最關心的問題。但重要的是，在支持這做法的同時，我們認為公私營合作亦要達致公開、公平及透明的原則。所以，我們建議政府成立一個"公私營合作督導委員會"，專門負責公私營合作的審批工作。私人界別提供土地，政府作出配合，促成土地改劃及釋放更多有發展潛力的土地，增加整體房屋供應，這是一個可行方向。至於原議案提及的新發展區能否成為短中期房屋供應來源，我認為關鍵在於時間。我們認為過往的新市鎮發展模式，是有效提供大面積土地的發展模式，其間，政府往往會引用《收回土地條例》。雖然這是較常用的徵集土地方法，但過程中不乏換地的選擇，典型例子是向業權人以"換地權益書"徵地，甚至亦有先例是以收購後重新撥地的方式來發展新市鎮。既然過去可以採取靈活的方式徵地發展新市鎮，今時今日開拓新發展區時，又何必要像"鐵板"一塊呢？主席，民建聯數年前已提出釋放未補地價居屋的潛在供應，因此，我們一直要求香港房屋委員會有條件容許居屋業主將未補地價的居屋單位出租。雖然原議案的分享租金收入的方案可以增加租盤數量，甚至為政府帶來額外收益，但我估計，基層市民未必能夠受惠。當然，原議案清楚訂明建議房委會加入香港房屋協會的"出租計劃"，應理是以公屋的申請家庭為出租對象。不過大家可以想想，在這個分帳方案下，業主——特別是無良業主——必然會以市價出租其單位，甚至有機會高於市價，否則怎能分帳給政府呢？但問題是，基層家庭怎會有能力以市價租住整個單位？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應怎樣應對這個問題？我覺得需要想清楚，否則最後只會重演房協有關計劃的結果：反應冷淡。

我們的構思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現時推出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差不多，分別只在於我們建議的租盤來源是未補地價的居屋，而兩項計劃同樣有3個優點，包括：第一，小業主較樂意把單位出租給社企，最少無需擔心收不到租金及遇到"租霸"，他們甚至會基於公益性質而願意以較低租金出租。第二，對基層租客而言，社企所訂的租金是他們可以負擔的，租期穩定，而且可以獲得其他社區支援。第三，雖然租戶需要合租單位，但在社企的配對及協調下，他們有機會獲提供一些額外生活支援，減少與其他租戶的衝突。基於以上原因，我們對原議案的第五點作出了修訂。主席，今天的議案共有9項修正案，反映議題甚具爭議。不過，正如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所說，香港已沒有多餘時間和空間去"任性"，而所謂不能"任性"的意思，不單是指我們不能只選擇某一項而不選另一項，更是指我們沒有時間再糾纏於一些根本不能選擇的選項，其中一個是"軍事用地"，原因已清楚說明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報告內，我不想重複。因此，民建聯不會支持原議案，以及保留原議案第四點的所有修正案。最後，麥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將市區重建局部分收回的土地改為發展公營房屋，我們對此亦有所保留。大家應記得，過去議會不分黨派均支持舊樓業主可以獲得原區安置，並提出"樓換樓"的訴求，但若市建局的項目一律轉為公營房屋，舊樓業主限於資產門檻，根本無法選擇重建後的單位，修正案變相減低舊樓業主留在原有社區的機會，我們認為這有違過去我們主張的原區安置的原則。主席，我謹此陳辭。

第一，我們審視香港的房屋供應時，確實不應再忽視現存的房屋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況。我手上圖表的右方所顯示的是私人樓宇的情況，私人樓宇永久性房屋單位的總數是1,489 000個，居住在私人單位的戶數是接近1,342 000個，當中相差147,000個單位，即一成單位。難怪我看到有香港銀行的經濟分析師表示，單看私人單位部分，對於政府現時所說的空置率，我們抱有很大的疑問。我們反而要思考，如何令這群為了在香港"炒樓"而手持大量單位的業主出售單位，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觀察。第二個很重要的觀察是，如果說香港有200多萬戶人，那是否這200多萬戶的香港市民均處於水深火熱中呢？

伍美琴教授的另一個觀察，還是要看香港的私人市場。

當中有80萬戶擁有自己的單位，而租住單位有45萬戶，我們便要看他們支付的租金金額？

因此，我們探討的問題，並非全港市民均在住屋上面對水深火熱的問題，而是我們要集中地看，有10萬至15萬戶居民正處於這種困境中。

因此，我的修正案有一重要部分，就是要建立安居的階梯。

這做法無法應付統計處所說的9萬戶，或是正在支付6,000元以下租金的那一群人的需要，這方面的工作需要由政府來做。就地從何來這問題，我們必須明白當前討論的土地需要是短期的需要，而這10年內的土地需要是最迫切的。香港一個民間團體本土研究社，用心為發展局或運輸及房屋局找出一些可以即時使用的閒置政府土地，以及一些以短期租約出租的政府土地，這些土地分布各區域，也位於市區範圍而非偏遠地區，他們共找到300公頃土地。此外，根據另一項同為本土研究社進行的研究顯示，香港尚未納入發展計劃的棕地最少也有1,000公頃。

我認為如果收回高爾夫球場，不應純粹為增加房屋供應，而應減少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要收回的土地，特別是一些活躍農地的範圍。大家可以看到現時整個粉嶺北馬屎埔的範圍也是重要的活躍耕地，亦有多個村落在那裏。

因此，取而代之的做法是，收回高爾夫球場，但條件是要大量減少新界東北的收地範圍。

主席，我在此感謝涂謹申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以及其他9位議員提出修正案。提供足夠土地應付香港社會的房屋需要，同時確保有周全的社區及配套設施以支援均衡而持續的發展，一直是本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政府的土地供應政策以多管齊下及持之以恆為方針，而我們覓地和造地的決心不會因短期的經濟環境變化或樓市價格的波動而有所動搖。在增加房屋供應方面，為落實《長遠房屋策略》所訂定的10年建屋目標，發展局和規劃署一直與運輸及房屋局和房屋署緊密聯繫，物色合適土地交予香港房屋委員會或香港房屋協會興建公營房屋。根據最新的推算，下一個10年期即2019-2020年度至2028-2029年度的總房屋供應目標為450,000個單位。在採用"七三比"後，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315,000個單位。要達到這項供應目標的確殊不容易。因此，政府會繼續加大力度，增加公營房屋土地供應。政府會繼續透過改劃和適當增加發展密度以增加短中期的土地供應，各個項目合共可提供超過38萬個公私營住宅單位。過去數年努力覓得的210多幅具房屋發展潛力用地是短中期供應的主要來源，合共可興建逾31萬個房屋單位，當中超過七成為公營房屋。截至今年年初，我們已改劃或開始改劃當中七成用地。此外，為進一步善用公營房屋用地，除了在人口較稠密的港島北面和九龍半島外，我們已放寬相關政策，容許公營房屋用地的住用地積比率在技術可行的情況下增加最多三成，以地盡其用，盡量增加短中期的公營房屋單位供應。另一方面，為解燃眉之急，政府在去年6月已改撥共9幅私營房屋用地作公營房屋之用，合共可提供約11,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如自2013-2014年度開始計算，政府其實已將21幅原擬作私營房屋用地改撥作公營房屋用途。政府會繼續不時檢討情況，按需要審視土地的最適當用途。政府目前已有既定程序於覓地和規劃過程中把合適的土地分配作興建公營和私營房屋之用。

與此同時，政府亦需要顧及社會對私營房屋的一定需求，繼續在賣地計劃中保留一定數量的土地，維持持續而穩定的私營房屋土地供應。因此，並非所有原定作私營房屋的用地均可隨意改作公營房屋的發展。中長期而言，我們正全力推展各項新發展區和新市鎮擴展計劃。這些大型拓展項目合共可提供逾21萬個住宅單位，包括約13萬個公營房屋單位。當中，我們於去年11月獲得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透過增加個別公營房屋地盤的發展密度及優化用地設計，把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的公營房屋單位數目增加12,000個，令該新發展區公營房屋單位比例增至約七成。連同其他主要鐵路物業發展項目，中長期的房屋單位供應可達23萬個。我們亦會積極拓展多項有關填海造地的研究工作，包括於今年稍後時間，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展開主要聚焦在交椅洲1,000公頃填海的規劃及工程研究。正如行政長官於2018年的施政報告指出，政府開拓的新增土地，以房屋單位計算，七成應用於公營房屋，此乃指考慮整體新開發土地後的一個整體目標，因個別用地的房屋類別仍需視乎位置因素及周邊支援設施等而定。除了上述於合適的地盤及項目增加公營房屋的比例外，施政報告亦建議在"明日大嶼願景"下建造人工島，透過填海所得的土地，當中建造的住宅數量七成為公營房屋。

施政報告亦指出，發展局會在參考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去年年底提交的報告後，制訂"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的可行方案，以便透過釋放私人土地的發展潛力，增加公、私營房屋的供應，包括研究當中不少於六至七成新增樓面提供公營房屋。至於透過《收回土地條例》讓政府以法定權力收回棕地與農地作新發展區，正是政府過去一直努力的工作。在未來數年幾項大型土地發展項目的範圍內，包括橫洲發展第一期、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及洪水橋新發展區，我們估計會收回約500公頃的私人土地。至於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及元朗南等新發展區，亦涵蓋合共約340公頃的棕地。這些努力讓我們可透過綜合整全的規劃，理順現時雜亂無章的棕地發展。我們稍後會就古洞北/粉嶺北兩個新發展區第一階段發展的收回土地及基礎設施工程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就此，政府感謝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去年通過就發展清拆行動特惠補償及安置的加強措施，讓我們可以較佳的條件照顧即將受到大型發展項目影響的住戶及作業者的需要。未來，我們亦會統籌有關部門提前研究新界北棕地的發展，並研究展開其餘700多公頃棕地的研究，探討這些相對零散的棕地當中哪些較具發展潛力。主席，要徹底解決公營房屋短缺的問題，增加土地供應是必需的。事實上，我們目前所欠缺的不單是房屋用地，用作支援各類型經濟活動及行業發展的空間，以及提供各式各樣社區及基建設施的用地同樣不足。專責小組經過5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及16個月的工作後，於去年年底就土地供應策略及土地供應選項向政府提交建議。專責小組指社會普遍認同土地短缺情況刻不容緩，我們亦需要有強烈的未雨綢繆意識。

政府非常贊同小組的觀察，就是未來我們必須繼續多管齊下，大幅度盡一切努力增加土地供應。就此，專責小組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8個值得優先研究及推行的土地供應選項，以及優化現行土地供應制度的策略。政府正詳細研究專責小組的各項建議及整理有關資料，並會適時作出回應。主席，我將細心聆聽各位議員的發言，稍後一併回應和再作補充。接下來，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會就議案中與房屋政策相關的事宜作出回應。多謝主席。

主席，首先感謝涂謹申議員今天提出議案，以及9位議員提出修正案。剛才發展局局長已就土地供應和發展方面的事宜作出回應。我以下的發言則會聚焦於與房屋政策相關的議題。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的"供應主導"和"靈活變通"原則，我們每年更新長遠房屋需求推算，將10年房屋供應目標推前1年，讓政府可持續地及早規劃土地及房屋的發展，從而滿足長遠的房屋需求。政府已在去年年底公布《長策》2018年周年進度報告，而報告的內容已在今年1月7日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討論。根據最新的推算，下一個10年期的總供應目標為45萬個單位。按此供應目標，政府將2019-2020年度起10年期的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調整至"七比三"，即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315,000個單位，私營房屋供應目標為135,000個單位。相對於上述公營房屋供應目標，根據現時覓得的土地推算，若一切順利如期推出土地作建屋用途，估計可興建248,000個公營房屋單位。這數字比去年公布2018-2019年度起10年期的237,000個單位增加了10,000多個單位，但要達致上述2019-2020年度起10年興建315,000個公營房屋的目標，我們仍須繼續努力積極覓地建屋。有意見認為，雖然新的公營房屋目標有所增加，但與未來10年的預計公營房屋建屋量的落差進一步擴大，因而認為《長策》下所訂立的目標似乎已無實質意義。就此，我必須澄清，未來10年的房屋供應目標是按照《長策》訂立的框架和方法，根據客觀數據——而不是現時的土地及房屋供應量——推算的長遠房屋需求而訂立。在訂定供應目標時，我們一直公開透明地向社會報告相關的預計供應量，並發出清晰的信息：即使土地供應持續未到位，為達致最新的目標，大家必須迎難而上，共同努力增加土地，務求在未來10年——特別是10年期內的後期——增加房屋供應。行政長官在2018年施政報告中表明，政府會調撥更多土地作公營房屋發展，並承諾政府開拓的新增土地，以房屋單位計算，七成應用於公營房屋。一如既往，我們會繼續努力覓地，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和建屋量，包括i加快土地規劃、平整及建造工作；考慮調撥更多"熟地"作公營房屋發展；及在規劃和基建許可及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能接受的影響的情況下，盡量善用每一幅土地的發展潛力，務求加大加快公營房屋的供應。由於覓地建屋需時，政府在推行長遠房屋政策和措施以外，會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施，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紓緩輪候公共租住房屋家庭和其他居住環境惡劣人士的生活困難。運輸及房屋局轄下的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由本人領導。專責小組會為民間機構擬議的過渡性房屋項目提供統籌支援，在諮詢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後，按個別項目的需要給予適切的支持和配合，包括就行政或法定程序提供意見和協助申請資助等。專責小組正在協助及促成多個由不同民間團體倡議的項目，例如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營運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及獲關愛基金撥款資助位於深水埗南昌街的"組合社會房屋計劃"等。為善用現有房屋資源，香港房屋協會於2018年9月推出"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讓合資格的業主在未補價的情況下，分租單位房間予特定租戶。計劃的目標租戶是輪候公屋滿3年的家庭及長者1人申請者，以及輪候滿6年的非長者1人申請者，以協助他們在獲配公屋前改善居住環境。房協現正檢討計劃及收集市民意見，並會在有需要時調整計劃細節。

至於有意見認為，政府可考慮重建高樓齡公共租住屋邨，以增加公屋供應。就此，我們過往曾進行不少討論。正如《長策》解釋，重建計劃雖然長遠可增加公屋供應，但短期來說，會即時減少可供編配予輪候公屋人士的單位數量。這是由於原本可供編配予公屋申請者的單位，必須改為用於安置受重建影響的租戶。縱使重建可增加單位供應，但是往往需要數年方可完成，因此會延長公屋申請者的輪候時間。目前——我們強調是目前——公屋需求殷切及公屋輪候時間較長的情況下，大規模的重建計劃並不可取。按照上述策略，房委會會繼續按2011年制訂的"重建高樓齡公共租住屋邨的優化政策"，基於4個基本原則，即樓宇的結構狀況、修葺工程的成本效益、重建屋邨附近是否有合適的遷置資源，以及原址重建的潛力，來考慮應否重建個別屋邨。對於未落實重建的高樓齡屋邨，房委會會繼續維持和改善屋邨的狀況，亦會繼續推行各項計劃及措施，包括屋邨改善計劃、全方位維修計劃，以及為升降機進行現代化工程等，為居民提供安全舒適的居住環境。

主席，多謝涂謹申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大家有機會討論短中期的房屋供應，以及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討回公道。

首先，我談談"粉高"，這不是很憤怒、很高漲的意思，是指粉嶺高爾夫球場。

那麼香港全部公司都會倒閉，這完全不是道理。

對於在維港以外填海及東大嶼都會的量化意見，是五成至六成支持，質化意見是九成反對，支持度只有7%，但我剛才舉起的這份意見書卻竟然沒有列出來。

另一方面，黃局長剛才提到《收回土地條例》，其實除了處理棕地之外，處理公私營合作土地亦可以引用該條例。

甚麼是土地共享？

其實在整個土地大辯論之中，大家都很用心，市民亦用心提供意見。然而，最後連報告尚未發表，便被行政會議成員和特首一手搞垮。我們未必完全贊同專責小組的說法，但至少你要給他們一點尊重，政府連這種基本常識也沒有。主席，最後，我們感到很詫異的是，有人在報告發表後詢問特首，而她表示照單全收並非負責任的行為。

特首在綜援方面這麼涼薄，而羅致光局長說當大家有120歲壽命時，60歲是中年，那為何不說當大家有180歲壽命時，60歲是青年？

面對輪候公屋的時間平均長達5.5年，政府建議將未來10年的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修訂為7：3，自由黨認為是合理的。

事實上，發展必須平衡各方的需要，規劃時切忌側重某一方，否則社區甚至整個社會難以健康持續地發展。

這與政府過去數年在不同地區"盲搶地"，即使配套不適合用作興建資助房屋，也硬要收地，引發地區人士反抗的情況，沒有多大分別。今天辯論的其中一個焦點，是應否收回有近150年歷史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

其實，土地發展前須進行環境評估及交通影響評估研究，兩者並非同步進行，分別需時數年。而且，球場內有不少祖墳，不排除有後人因風水問題提出司法覆核，隨時一拖數十年，絕非大家今天所辯論的短中期方案，可能較填海造地需時更長。

這個大型國際賽事也是本港舉辦少數達世界頂級水平的體育賽事之一，每年吸引不少外國公司和運動員參加，當中不乏高消費人士。

一直以來，香港很多人都說香港教育不夠多元化，不鼓勵小朋友參加運動。香港難得有個達國際標準的高爾夫球場，為本港球手和青少年運動員提供主要訓練場地，為何輕言放棄？須知道，這個球場歷史悠久，深具保育價值，在國際體壇又享負盛名，其擁有的珍貴價值不單是由時間累積而來，也是因為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交織而成，可一不可再。即使可以重置球場，所耗的人力物力也絕不簡單。反而，把球場原址連帶其無可取代的社會價值一併保留，並配合當區的社區平衡發展，避免房屋過分密集，加重新界北區的交通負荷，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主席，自由黨不排除任何可能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的方法，但必須合理及切實可行。對於是否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新界的棕地及閒置農地，自由黨當然不反對，但其實政府向來都對可行的地方行使這種權力。然而，實際操作有很多困難，其中之一是重置棕地上的傳統作業，牽連甚廣，需要眾多客觀條件配合，難度絕不下於發展大嶼山。至於如何釋放私人發展商所持的大量新界閒置土地，自由黨一直認為，最佳方法是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發展，但相關建議惹來官商勾結的民粹批評，以致當局未敢大力推展。自由黨認為，當局不應介意這些批評，而應以公開和公平的制度加以應對，並確保相關發展項目主要以興建居屋以至公屋為目的，向社會證明合作計劃是多贏方案。為減少爭議，自由黨早已提出"先基建、後建屋"的發展模式。我很高興政府和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均贊同這個方向。我深信透過"基建先行"，可為香港一些受交通問題困擾多年的地區帶來解脫，也有助擺脫發展新區的掣肘，尤其有助於減少來自當區居民的反對聲音。

專責小組推算8個選項能夠提供3,200公頃土地，但短中期提供的土地仍然不足。報告指出，本港短中期的土地供應，即到2026年仍然欠缺815公頃土地。即使全速推行3個短中期的選項，亦只能提供320公頃土地。換言之，即使盡做3項建議，包括發展棕地、私人農地、部分高爾夫球場，短中期最終仍然欠缺495公頃土地。反對填海的人不斷說只要集中發展棕地和農地，已經有足夠土地供應。然而，報告清楚告訴大家，即使全速推行這些措施，短中期的土地仍然不足。報告指出，雖然最多人支持發展棕地，但社會低估了發展棕地的挑戰及困難。如果不能夠做好賠償及安置的工作，發展棕地根本是舉步維艱。以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為例，由規劃至今已經10年，但現時仍然未進入收地程序。所以，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指出，沒有單一選項能夠解決土地短缺問題，政府必須多管齊下，不應該放棄任何一個選項。此外，專責小組的調查亦顯示，越來越多市民明白填海計劃對香港的重要性，有62%的問卷及58%的電話調查表示支持東大嶼都會計劃。被問及能夠提供1,200公頃土地的選項，東大嶼都會更分別得到78%的問卷及68%的電話調查的支持。我認為市民十分精明，明白到要長遠解決住屋問題，填海造地是最有效的方法，只要政府日後繼續詳細解釋各項問題，市民更了解事實真相，相信支持度將會繼續上升。既然短中期選項無法解決短中期的供應，我們是否可以加快中長期的供應，希望追及短中期的土地短缺？早前有一位在公共政策方面擁有非常豐富經驗的專責小組成員對我說，只要政府肯下決心加快中長期供應，是有可能做到的。現時說填海動輒需要十三四年才可讓第一批市民入住，但如果政府願意用破格的思維，用新的方法克服目前層層繁瑣的程序，或許可以縮短至8至9年就讓第一批居民入住，可以追回短中期的供應不足。該位專責小組成員指出，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時決定交由香港機場管理局負責，估計用約6年時間就可以完成填海，再加上2至3年興建上蓋，估計共花八九年時間，遠較政府說單單填海就要10年為快。所以，我們可以複製機管局的成功經驗，讓香港人可以更快"上樓"。專責小組成員指出，以目前的政治環境，要成立填海管理局是不可能的事，但卻可以考慮在完成發展規劃後，把發展權交給現有的公營機構，包括香港房屋委員會、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由房委會統籌發展公屋、居屋及綠置居，由房協及市建局統籌發展私營及商業樓宇。它們可以透過與私營機構合作的方式，兵分幾路，一起動用外界的資源，一條龍地加快填海造地，建屋的時間一定較政府做得快。這些建議已經有先例，除了三跑的經驗之外，當年的"沙田第一城"就是另一個例子。當年由政府劃出海床，讓4個發展商按政府規劃填海造地。另外，當年興建新機場，由1989年提出到正式啟用，只不過用了9年時間，證明填海造地可以加快，不一定要拖這麼久。坦白說，我認為這些建議是真知灼見，很值得大家參考。現時建屋的機制實在出現了很大問題，有人形容政府由找麵粉到製成麵包需時實在太長，證明焗麵包機壞了，亦即造地的機制已經出現了問題。行政長官之前曾回應我，正研究簡化數個相關部門的審批程序，但簡化是否代表焗麵包機維修好呢？相信仍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為了可以早日完成填海造地，讓廣大市民早日"上樓"，我十分認同此項建議，亦希望政府可以研究。主席，過去曾聽過不少人說，很羨慕新加坡的公營房屋制度真正做到"人人有樓住"。香港或許無法做到新加坡的水平，但卻可以大幅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讓更多市民，特別是年青人可以享受到公營房屋。但是，要成功一定要填海，造出大幅完整的土地。我們十分羨慕新加坡的組屋，但卻反對學習當地填海，根本毫無道理，是自討苦吃。道理越辯越明，現時填海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下一步是如何縮短時間，由13年至14年改為10年內。三十年前興建新機場，由拍板、填海到新機場落成只需9年。三十年後的今天科技大躍進，填海、建屋已經有很新穎的科技，政府仍說要這麼長時間，一定是不合時宜的人為程序拖累，政府真的要下決心改正。

大家清楚看到，自從去年政府重推居者有其屋，以至近日接受申請的市區重建局"港人首置上車盤"均出現"爭崩頭"的情況。從80後、90後年青一代爭相認購的現象可見，港人對房屋的需求是何等殷切，對於擁有一個安樂窩是何等渴望。然而，巧婦難為無米炊，我們正面對極為嚴重的土地短缺問題，即使政府全盤接納專責小組所推薦的3個短中期選項，包括發展棕地、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甚至是強行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內小部分用地，仍然未能解決本港所面對的810公頃土地供應"缺口"。此外，公屋輪候時間超過5年，證明覓地建屋已經到了水深火熱的關頭，我們必須加以正視。因此，我極之贊成專責小組最終報告的標題，必須多管齊下，同心協力。"多管齊下"讓我們能夠以時間換取空間，妥善處理長遠土地需求、規劃和供應，而"同心協力"這4個字亦十分重要。我留意到報告發表後，大家對各個方案意見紛紜，例如發展棕地恐怕影響部分行業發展，公私營合作發展農地又怕被指官商勾結。如果我們仍不放下成見，坐言起行，只會蹉跎歲月，最終一事無成，令土地和房屋供應問題變成死結，永遠無法解開。由於覓地絕非易事，甚至阻力重重，因此我們期望特首能夠以無比的勇氣，擔當起徹底解決香港地少人多、樓價昂貴問題的歷史任務，盡快制訂整體的土地開拓政策，做到議而有決，決而有行。

否則，我們就等於"捉到鹿不懂脫角"，只會浪費時間，加劇土地荒的危機。此外，各政府部門應該積極及有效率地處理手上空置或閒置的土地和建築物，主動交出再由中央層面作調配和發展，因為我們實在看到不少空置工廈和校舍、空置政府建築物，以至閒置官地被人霸佔或挪用。這些珍貴的土地資源需要政府加以調整和發展，從而釋放發展潛力。主席，中長線而言，我認為必需填海造地，才能有足夠的土地供應配合未來的規劃和發展。因此，我十分認同和讚賞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計劃，打算填海造地1,700公頃。特首敢於實事求是，挑戰回歸20年以來政府未能解決的土地短缺問題，充分展現她的氣魄和遠見。放眼大灣區以至鄰近地區的發展，大多數均與填海有關。與我們最接近的深圳，倉海變桑田，並且發展成中國的矽谷；澳門填海亦促使娛樂事業蓬勃發展，而與我們競爭的新加坡，時至今日仍然大規模填海。

至於專責小組未能把明日大嶼計劃納入諮詢範圍，的確有點可惜。不過，既然市民普遍支持填海造地，特首大可以加快推行明日大嶼的首階段填海計劃，以免土地供應出現斷層。最後，以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土地既然受到市民支持，亦是其中一個可以盡早提供土地的方案，政府不應害怕被扣帽子，只要制訂合理和透明的機制讓公眾監察，一定會得到市民的支持，這才是解決樓荒之道，希望政府認真考慮。

我看見今天的報章報道，新界東北發展有新方法或新方向，令未來的土地供應似乎去到2030年代——我們屆時仍未夠120歲——仍然可以有進程、有進步。我看到今次的議案最主要是討論樓宇供應。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提出的3項短中期選項非常明確，包括棕地發展、利用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以及利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作其他用途。小組亦指現時情況刻不容緩，一定要多管齊下，沒有忽略任何一項選項的空間。但是，政府最近對收回契約即將屆滿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不置可否，帶給市民袒護權貴的觀感。香港政府和大財團的親密關係長年被人詬病，而今屆政府多番強調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又提出"一地多用"等口號之餘，卻又不願觸碰權貴或高爾夫球場這傳統上層階級標誌，又怎能怪市民批評、謾罵聲音不絕，覺得政府"離地"和不聽民意呢？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清楚指出，未來8年本港最少缺地800公頃，即使報告建議的3個短中期方案全部實行，也無法提供一半的土地。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議改建粉嶺高爾夫球場32公頃的方案，其實只是聊備一格，若連這個妥協方案政府也打算全盤推翻，絕對是倒行逆施，民怨定必再次爆發。公屋為基層提供安身之所，而不難的想象是，市民更希望有一個置業的階梯，而居者有其屋便是市民置業夢的第一站。很多基層家庭憑着努力工作至收入有改善，由公屋轉居屋，再購入私樓居住，我自己正是其中一個例子。然而，自2002年開始推出"孫九招"停建居屋後，這個置業階梯消失得無影無蹤。根據房屋署的資料，2018年公屋單人最高入息限額為11,540元，而香港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顯示，20歲至29歲年齡組別的年青人在2017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為15,000元；30歲至39歲是2萬元，全部不符合申請公屋的資格。這群"80後"、"90後"的年青人只能租住一些貴價"納米樓"或"劏房"，或繼續與家人同住。早前傳媒也有不少關於年青人嚴重缺乏私人空間的報道，無論是工作、學習，甚至跟伴侶親熱的空間也缺乏，長遠會影響心理和精神健康，難以在本地建立認同感。此外，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2019年發表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708名受訪者中，介乎18歲至30歲的年齡層中有51%的人希望離開香港。甚麼原因令他們有移民打算？在有移民或移居打算的市民中，其中一個最多人提及的答案是香港居住環境擠迫，佔25.7%，而明確表示有移民目的地的市民中，最多人提及的外地主要吸引因素是居住環境較為寬敞，佔35%。答案不言而喻，土地問題令港人失望，下一代無意再一同留港建設發展。本屆政府經常說青年和房屋是施政的重點，但情況正正反映現在的香港根本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難免讓下一代人感到意志消沉。就房屋政策來說，我要強調，公屋和居屋必須一同增建，青年才有安居樂業的希望。其中，政策的延續性是房屋問題的關鍵。以市區重建局為例，其專門建造豪宅的形象已經深入民心，政府應展示改變的決心，不要再以市價和財政自負盈虧作為擋箭牌，要增加轉售限制及提供更多平價樓宇，以長遠減輕置業人士的壓力。今天多位議員提出多項措施，每項都值得花時間小心斟酌，在細節上和可行性上確實眾說紛紜，未必人人認同。

但是，偏偏在香港要安居樂業，越來越難。

試問一些25歲以下的年青人和兒童居住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他們對社會的感覺或認知會如何？

公屋輪候3年"上樓"的目標已經"破5"，輪候時間未來只會繼續向上升——最低限度在未來5至10年也會如是。

這些反對者經常強調"先棕後綠"，要善用一些已開發的土地。原則上好像很中聽，但是，大家看看過去的情況。反對者對於已開發土地的運用有兩套完全不同的標準。當政府規劃新發展區時，反對者說要不遷不拆，無論是居民、木廠或醬油廠均要保護，不可搬遷。但是，對於棕地上的現有作業——其實這些作業養活了很多基層勞工，例如物流業和環保業等——反對者卻要求這些作業者立即搬走，不容他們考慮。兩者同樣是已開發土地，一邊說要不遷不拆，另一邊則要求立即搬走，無須多說。這個雙重標準繼續分化社會。代理主席，香港缺地的問題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是市民住屋、安老服務以至產業的發展均需要土地。香港已開發土地佔總面積約兩成三，其中7%用於住宅，而郊野公園佔整體的四成。看看號稱花園城市的新加坡，郊野地帶佔總面積8%，已開發土地佔五成四，住宅用地佔一成四——足足是香港住宅土地的兩倍。但是，新加坡人口只有560萬，難怪新加坡的房屋工作永遠做得較香港好——即使其實以往是新加坡學習香港的做法。代理主席，缺地時當然便要想解決方法，而覓地便是要有取捨，有捨才有得。不發展"綠化地帶"，我們還有甚麼土地可以考慮？另外，中部水域填海為何又不容考慮呢？

正因收地不易，我們更要未雨綢繆，盡快啟動1,000公頃中部水域填海研究，為香港做好土地儲備。代理主席，有些人為了阻撓政府增加土地供應，不停提出混淆視聽的說法。除了"先棕後綠"外，今天涂謹申議員提出要徵用軍事用地，我們認為這是一記"花招"。香港的軍事用地由殖民地時代已經劃定作軍事用途，無論是供一般訓練或射擊練習之用，還是設置軍事設施，全屬實質需要。軍事用地是每個國家和地方必須撥備的土地。

工聯會認為發展棕地的先決條件是，要適當安置棕地上的作業者，不影響他們的就業，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其家庭收入。另外，我們亦建議在一些已修復的堆填區重置粉嶺高爾夫球場，令大家有高爾夫球場可繼續使用之餘，這塊已開發土地亦可得到善用。所以，我們不能支持盧偉國議員和謝偉銓議員的修正案。代理主席，過去10多年，香港一直欠缺完善的土地規劃和穩定的土地供應。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必須以務實的態度盡快解決土地供應的問題，並作出長遠的規劃。對於現時仍然有人想阻撓政府增加土地供應，我們感到遺憾，以及對於他們......
郭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代理主席，現時本港樓價高企，住屋開支成為近年最迫切的民生議題，未能"上樓"的基層市民被迫居於"劏房"。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公布的2018-2019年度至2022-2023年度公屋建屋數字，每年度的出租公屋和資助出售房屋的建屋量，均低於《長遠房屋策略》提出每年平均28,000個單位的建屋量，其中2022-2023年度更只有14,400個單位，只達《長策》目標的一半。

現時香港房屋供應最大的問題，莫過於公私營供應失調。政府不敢向地產商或私人發展商開刀，不單遲遲不收回它們在新界囤積的逾千公頃荒廢農地，亦不願收回賤價出租予權貴享樂的粉嶺高爾夫球場。每年數以百億元計的賣地收入，就只用作興建"大白象"工程，令市民要忍受不斷超支的工程開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於去年年底向政府提交了最終報告，表示土地短缺問題緊迫，必須多管齊下，全速落實所有方案。特首林鄭月娥對此的反應為何呢？

可是，大家想一想，當年政府高調地"打鑼打鼓"，宣布成立專責小組，並強調十分重視民意。可是，當專責小組完成報告後，所得的結果卻得到冷清的對待。我認為，政府這種做法毫不合理，說法也是前後不一致的。自特首林鄭月娥"拍板"推出1,700公頃的"明日大嶼願景"後，雖然她說會重視民意，但現時民情為何呢？

專責小組建議在短中期方案方面，政府應優先研究和推行3個選項，包括：發展棕地、收回新界私人農地及利用私人遊樂場契約用地作其他用途，包括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這3個選項都獲得過半數受訪者的支持，當中發展棕地的支持度更是在18個選項當中最高，獲得超過八成的支持率，而發展新界私人農地的支持率亦有六成之高。確實，相較政府偷步提出在東大嶼大規模填海的計劃，這些選項的成本、技術要求及對環境的影響也明顯較低。事實上，單是全面發展1,300公頃的新界棕地、172公頃的高爾夫球場、由私人體育會持有的169公頃私人遊樂場，以及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發展商在新界囤積的最少1,000公頃農地，總面積加起來已遠超推行"明日大嶼願景"可獲得的1,700公頃。如果再加上2,700公頃的閒置軍事用地及300公頃的閒置官地，合共面積便超過5,600公頃，面積較推行"明日大嶼願景"可獲得的土地超出3倍有多。代理主席，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政府應該重視民意，而民意亦已在報告中清楚列出，我希望政府不要再說一套，做一套。此外，我想提出一點，即政府在增建公屋及加快讓基層市民"上樓"之餘，亦應該為非公屋住戶的市民提供恆常津貼，讓他們在等待"上樓"期間，可以維持基本的居住和生活環境。其實，我過去已多次向政府提出，希望可以重推或恆常化"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並按月或按季向未能受惠於兩電紓緩計劃的用戶發放能源津貼，使合資格申請者可按家庭人數獲得相應的能源資助，希望當局可以認真考慮。同時，我亦希望政府考慮另一項問題，就是興建臨時房屋或過渡性房屋，讓現時居住在"劏房"的居民可以無須面對惡劣的環境、衞生和安全等問題，使他們能夠生活穩定及得到安居之所。代理主席，總括而言，政府在未進行公眾諮詢前，應該立即擱置"明日大嶼願景"的填海建議。

香港政府很搞笑，曾經有一段時期，不論我們向當局提出甚麼問題，當局也只得一個答案：香港有土地問題。

結果，香港的樓價居全球之冠，國際引為奇談。至於淒慘的香港人，既買不起私樓，又輪候不到公屋。我們當前討論的這項議案，就是嘗試尋覓更多土地來解決中短期的公屋短缺問題。

如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便有170公頃；迪士尼樂園用地則較少，54公頃；軍事用地最多，2,700公頃。

這究竟是一項政治議程，還是我們確實急切需要新的土地呢？我希望"林鄭"撫心自問，然後走出來向大家交代。

事實上，在西貢對開還有一個高爾夫球場，而港島區深水灣也有一個——曾蔭權出獄後立即到深水灣高爾夫球場吃飯——那裏亦有一大幅土地，也沒有人說要碰深水灣高爾夫球場。

說到底，就是"林鄭"的政府是否有這決心，認真正視香港人的房屋問題。

過去數年，雖然特區政府在覓地建屋問題上做了大量工夫，但無可否認，香港未來的土地及房屋供應仍然面臨艱巨挑戰。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願景"填海計劃，我們看到市民近數月來的反應普遍十分正面。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早前委託香港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六成受訪市民非常贊成或贊成在大嶼山東部填海以增加香港的土地供應。事實上，"明日大嶼願景"計劃除了提供過千公頃土地供過百萬港人居住外，新增土地亦可作為香港的交通樞紐，把大嶼山、屯門及港島連接起來，打造成嶄新的核心商業區，把香港的發展推上新高峰。我促請特區政府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明日大嶼願景"的前期研究撥款建議，並盡快啟動填海計劃。當然，除了填海外，政府亦應透過多管齊下的方式，解決房屋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涂謹申議員提到要制訂高齡公共屋邨重建計劃，其實我與經民聯亦就此倡議多年。現時全港有不少高齡屋邨，其中超過20個舊邨的樓齡已超過40年，有些更達50多年或60年。我認為政府應加快落實相關工作，一方面可以應付原區安置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亦有助紓緩市民輪候公屋的時間和需求。針對市區土地嚴重不足的問題，政府亦應研究放寬市區住宅和工商業用地的地積比率。舉例而言，現時九龍塘區內以平房及別墅為主，但其實啟德機場已搬遷多年，而啟德亦有新發展區，現在是時候考慮放寬地積比率和層數。我亦認同發展農地和棕地是解決房屋問題的重要選項。政府可透過靈活和合理的方式與各持份者商議，例如可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亦可按照機制把有關土地收回作公共和商業用途，包括發展新市鎮、興建公屋，以及興建社區設施如學校、公園、醫院等。我希望政府別聽到公私營合作便斷然拒絕，擔心遭批評為官商勾結。其實只要賠償與搬遷安排均按照法定程序和機制行事，而發展商亦按嚴謹程序補地價，我相信可以減少社會爭議，真真正正達致官、商、民三贏。至於涂謹申議員提到要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的172公頃土地，恕我無法苟同，而我亦要申報我是香港哥爾夫球會的會員。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和盛事之都，而我們亦是大灣區內的中心城市，是否連一個國際級球場也容不下呢？很多專家和學者已不斷重申，這個球場具極高生態保育價值和歷史價值。如果我們一定要為博取掌聲而否定球場的存在價值，我認為是不負責任的政客所為。

事實上，球場的開放程度已越來越高，非會員的使用量已達45%，是不爭的事實。我亦不贊同把預留作香港迪士尼樂園第二期發展的用地改作發展公營房屋。香港是商業城市，而香港迪士尼樂園第二期發展的用地本身已受地契限制。我們一定要尊重合約精神，不能因社會有聲音要求建屋便貿然改變商業協議。若然如此，日後再沒有人敢來港投資發展。我更反對把任何軍事用地改劃作房屋發展用途，因為軍事用地的使用屬國防事務，由中央政府與香港駐軍全權負責，而政府亦多次重申，現時香港駐軍的各個軍事用地並無閒置情況。自回歸後，香港駐軍的軍事用地面積和數量其實均遠較回歸前的駐港英軍少。代理主席，我認為大家在作出建議時，應提出全面、理性及可行的方案，而非意氣用事、破壞社會和諧且不切實際的方案。代理主席，香港的房屋問題嚴峻，創造大規模土地儲備刻不容緩。社會各界必須展示決心，以香港大局為重，放下成見和政治爭拗，令覓地建屋工作得以順利推展。

"欺貧怕富無天理"，這個題目成為了本周議案的重點。之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改革是關於"欺貧"，因為綜援計劃欺負綜援人士，令他們含冤20年，有關改革得到各位議員的支持。涂謹申議員的議案則是關於"怕富"，不知道會得到多少人的支持。我們經常聽到香港地少人多，地從何來的問題。政府盲目抓緊沒有土地的觀點，執迷於大興土木的守舊規劃概念，聲稱要移山填海才能滿足現況，卻隻字不提這問題的根源是官商勾結、土地和業權壟斷、永續的丁屋政策、大量閒置官地和未發展的棕地等問題。我們要着眼於最根本的社會和權力結構問題，不能讓政府和發展商再破壞土地以鞏固自身的特權及利益。所以，在房屋政策議題上，政府要考慮兩點。第一，如果政府要解決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首先要取回土地供應的主導權。第二，香港缺乏的不是土地而是規劃。

正所謂球證、旁證加上主辦、協辦所有單位都是政府的人，我們怎能與她相鬥？政府更有大條道理進行填海，為大灣區的融合計劃圓夢。規劃的第一個原則，是要豐富現有環境。在咫尺之間其實已有一項選擇，就是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作發展房屋用途。社會上對於收回高爾夫球場的聲音已經漸趨一致，專責小組的報告亦已具體呈現出來。說到底，高爾夫球場用地並非土地供應問題，亦不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應否有高爾夫球場的問題，而是土地公義及社會公義的問題。粉嶺高爾夫球場是香港人的土地，並不屬於香港哥爾夫球會及其會員。

提出收回高爾夫球場用地，不代表不支持這種運動，不代表仇富心理。我只想探討一種可能性，尋求一個折衷、兩全其美的方案，找一個地方重置高爾夫球場。過往民間曾提出滘西洲是一個上好的重置地點。其實粉嶺與高爾夫球場不是一個等號，是可以分開的。政府應盡快為高爾夫球場物色更合適的地方，解決這個兩難局面。規劃的第二個原則，是實踐"先棕後綠藍"的發展方向，即先發展不能務農的棕地，再考慮郊野公園及填海，以此作為發展土地的基礎。根據本土研究社就棕地現況進行的研究，香港棕地的面積由1993年的792公頃增加至2017年的1,521公頃，25年來增加了五成。明明眼前有這麼大的一塊"餅"，政府卻說要覓地填海，尋找更大的"餅"，真的有點荒謬。每次談到棕地，政府就會"戴頭盔"，說棕地十分零碎，難以發揮有效功用，又或表示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會面臨司法覆核，以此作擋箭牌。發展棕地有其優勢，一般棕地均處於有利位置，交通方便，土地較平坦，水電一應俱全。政府經常貿然把"零碎"與"沒用"劃上等號，但本土研究社早前發表的《合棕連橫：新界棕土發展潛力研究》報告卻指出，本港有大量面積最少為兩公頃——即政府口中的"零碎"——的相鄰棕地群，適合發展中低密度的鄉村式公屋。只要利用三分之一，即約241公頃未作發展規劃的新界棕地，已足夠興建84,000個公屋單位。《收回土地條例》訂明政府收回任何土地作公共用途的權利及補償的義務。事實上，政府已多次引例收地，包括在2014年收回5.6公頃屯門農地以發展公營房屋，並無受到任何司法覆核的挑戰。再者，政府之前敢於忽略民間入稟的司法覆核，執意把綠化地改劃作興建私人住宅用途，繼續招標出售地皮，今天卻說擔心會有司法覆核，這根本是"搬龍門"。代理主席，我們不能用相同的思維去解決這思維所產生的問題。只求增加土地，而不建立為人民謀福利的願景或訂立長遠規劃，城市是不可能持續發展的。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涂謹申議員的議案。由於時間所限，或許我只能就議案的幾點發言，以及回應剛才某些議員的發言，希望藉此點出香港土地供應的深層次問題。涂議員透過議案促請政府研究將預留作香港迪士尼樂園第二期發展的用地，改作發展公營房屋。就此方面，一幅60公頃的土地長期曬太陽真的很浪費，暴殄天物。事實上，社會上一直存在涂議員剛才所說的這種訴求，較早前亦有議員在會議上提出質詢，要求政府確切回應，究竟有否意圖展開有關的研究。當然，我大概預料到政府將如何回答——恍如"人肉錄音機"一樣——重申在迪士尼公司"行使第二期用地的認購權之前，該幅土地的短期用途須符合各類列於限制性契約內的核准用途，當中包括休憩、體育及文化等設施，但不能用作住宅用途"——即公營房屋和過渡性房屋均不可興建——政府"無意改變現有土地用途安排。

這亦是我在立法會指出的一個很大的問題。當時政府要求立法會撥款54億5,000萬元，支持樂園度假區第一期用地的擴建及發展計劃。我當時發現協議的其中一部分，是要求迪士尼公司同意永久放寬剛才提及的限制性契約中的高度限制，包括交椅洲周邊尚未填海的範圍，亦即是"明日大嶼"的地點。最後，這筆撥款獲得通過，亦修改了這份限制性契約。

政府為何提出"明日大嶼"？

我相信迪士尼公司也不是鐵板一塊，否則當時亦不會容許改變交椅洲附近的高度限制。

真是厲害，如果政府用這種方法來建屋，我相信房屋問題會更嚴重。

根據政府的統計，一般公營房屋由項目籌建至落成，大約需時7年，包括3年規劃設計、半年招標程序、1年建造地基和兩年半興建上蓋。即使在市區重建房屋，周邊的配套設施相對較完備，由完成收地程序至建成入伙，也需時8年左右。所以，"短中期措施"應界定為5至10年便可看到成效的措施。原議案提出的收回棕地措施，從收地、另覓地方安置、談判補償，改劃用途變成"熟地"，再加上鋪設水電供應、增加交通等配套設施至建成房屋，預計需時超過10年，不能說是短中期措施。同樣道理，其他需要徵地改用途的項目，亦只能算作中長期措施。原議案指出政府短中期的公營房屋供應未能符合預期目標，但提出的建議絕大部分卻是以中長期為主，關於短中期的建議相對較少，證明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要短中期內解決香港房屋問題殊不容易，政府應加倍努力。

其次是放寬工廈地契要求，降低轉變用途的門檻，我認為亦是可行做法。政府應提供足夠誘因，令工廈單位轉作輪候公屋家庭的過渡性房屋。例如，政府可調整工廈改建用途的指引，簡化申請程序，甚至提供適當的補貼，或以免補地價來換取業主以過渡性房屋的租金出租單位；而這些單位經過指定的年限後，業主可享自主出租的權利。此外，政府應善用空置的物業，例如空置校舍或公屋荒廢單位，在經過改建後用作過渡性房屋。上述措施見效快，可騰出不少單位，政府付出的金錢也不多，既能降低部分輪候公屋人士的租屋開支，亦能減輕市場對"劏房"的依賴。

就原議案提出的措施，我有以下的意見。首先，對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作為發展房屋的建議，我有所保留。粉嶺高爾夫球場已有過百年歷史，本身就是古蹟；球場內有超過30,000棵樹木，包括160棵可能屬於古樹名木和受保護品種，有多個歷史建築群及墓地，極具生態保育價值。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近半世紀都選址於此，見證了本地及國際高爾夫球運動的發展歷程。有人提出可以搬遷，但搬遷就失去了其歷史和保育意義，我們不應因為租用機構使用不當而犧牲了香港這個歷史遺蹟。相比之下，我覺得開發郊野公園無保育價值的邊陲地帶的建議更可行。當然，粉嶺高爾夫球場目前主要用作富人俱樂部，這種使用安排的確為人詬病，令市民不滿。

根據特區政府與華特迪士尼公司簽訂的協議，迪士尼擁有第二期用地的認購權，在2020年9月屆滿後，該公司還有兩次續期的權利，每次5年。在迪士尼公司徹底放棄認購權前，特區政府只能尊重合約精神，不能單方面收回土地改變用途。當然，特區政府可與對方談判，但對方是美國企業，估計並不容易；即使談妥，代價亦不菲。作為短中期的土地供應措施，我覺得這項建議不太可行，亦不太現實。

代理主席，姚思榮議員剛才提及東大嶼填海的建議，但我知道提出原議案的涂謹申議員沒有把這項建議寫入議案。民主派議員對於填海採取較為保留的態度，原因很簡單，在短中期方面，我們已提出很多不同的措施。

這樣叫社會如何信服政府有誠意、持開放的態度處理社會增加土地的各項建議呢？

還要公益金出來說不支持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背後的潛台詞是怕了那些善長仁翁。我是否需要唱新馬師曾的歌曲："各位善長仁翁，求你們好心給一些土地香港市民使用，好嗎？

我估計美國華特迪士尼公司也會考量，沒理由做虧本生意吧？那麼跟政府討論有否其他發展方向也不為過吧？不一定要發展第二期迪士尼樂園的。我曾前往迪士尼樂園，我個人認為樂園本身有很多用地，可以更好地運用，不一定要發展第二期。如果騰出第二期的用地，建一條迪士尼村，正如譚文豪議員剛才說，可以命名為唐老鴨樓、米妮樓，供人居住，而內部具米奇老鼠特色、巴斯光年特色等，也可以解決現時土地供應的需求。我十分希望政府考慮與華特迪士尼公司商討。

但是，最後我有一點想提醒政府，我們現在討論的土地供應問題，我一直主張是人為問題，香港的土地是否真的如此不足？

事實上，整個新界西北建屋的最大局限在於交通問題。我在此邀請局長或其他官員在星期六日有機會到元朗走走，便會知道何謂水泄不通。

我希望政府採取較全面的做法，接受我們的意見，進行第四次整體交通策略研究，以了解面對未來的人口增長，香港在交通方面應何去何從。

另一個是近日社會亦討論到的問題，即在短期內應如何處理住屋問題，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柯創盛議員、鄭泳舜議員和我均尤其關注過渡性房屋的問題。我知道政府現在希望NGO協助在各區例如是市區重建局收回的土地上提供過渡性房屋，我認為當然可以落實這項建議，但由於市區人口比較密集，我相信收到的反對意見會較多。同時，新界有些土地例如我剛才提到的農地屬私人擁有，政府無法使用，而在規劃上又未予以釋放。那麼，政府可否動動腦筋，既然政府現在希望推動公私合營，可否在新界農地以公私合營方式興建過渡性房屋呢？如果容許NGO與新界農地的地主合作在農地上興建過渡性房屋，3年後其用途或許能釋放和改變，我相信已可解決香港人的臨時、中轉甚至過渡性房屋的問題。

在電力方面，新界亦有電力供應，而去水和污水處理可能是唯一較難處理的問題，但我相信總有辦法處理。換言之，與其在市區逐一尋覓小型土地以興建過渡性房屋，不如嘗試在新界興建公私合營的過渡性房屋，從而更快處理相關問題。土地供應的另一個問題是市區重建，但正如大家也知道，市區重建在過去10年進度極為緩慢，而荃灣更是20年來未有進行任何重建。

政府在本月向立法會提交的首份正式官方文件是有關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的討論，當中把公營房屋的定義變為公屋/綠表置居計劃，這真的令我們對於公屋或租置公共房屋僅餘的理解變得更不倫不類。第一，這明顯在公眾掌握何謂公營房屋或公屋數量的資訊方面，有一種魚目混珠甚至欺瞞大眾之嫌。

事實上，這在殖民地政府過渡1997年之前的最後數年亦曾經出現。當年把公屋變為租置房屋出售，已經是第一步令本港公屋政策變得不倫不類。

在1,000戶公屋居民中，最少有二三百戶是長者，他們要步行數十層樓梯回家，現時又天氣轉冷，當然，中電集團很好，安排了兩個臨時掣櫃，結果怎樣呢？

這是公屋政策，也是公營房屋，這棟樓宇是房署的，但現時居民卻要直接與中電商討可否多提供一個掣櫃，更要尋求議員的協助。

反過來說，市民可能未必有能力負擔市場上的樓宇，於是便要進入公營房屋的網絡，但是，以私營房屋的處理或基本上對數據的了解而言，政府是否真的詳細認清當中的真相呢？舉例說，"林鄭"去年年中說要實施空置稅，大眾的反應是這可有效處理空置率的問題，但那只是針對一手樓宇的空置稅。

代理主席，公營房屋政策的短缺問題不在於公營房屋是否足夠，而是為何在整體的房屋政策下，市民要依賴公營房屋來生活或應付基本的生存需要？

然而，假如土地供應不足，調整數字恐怕只會是口惠而實不至。故此，政府必須加緊進行覓地建屋的工作，以確保7：3的供應比例能夠落實。今天的原議案和修正案就增加土地供應提出不少建議。原則上，這些建議大部分也值得支持，例如發展新界的農地和棕地——不論是引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地，抑或是通過公私合營發展土地——均值得馬上研究及盡快實施。而香港房屋委員會加入"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盡快重建高齡公共屋邨及增加地積比率等措施，均應該盡早進行規劃。可是，除了發展房屋外，政府也要平衡整體經濟、民生和社區發展的土地需求。將不宜建屋的土地發展為房屋，只會事倍功半，窒礙其他發展。原議案及修正案當中有個別建議選項確不宜撥作房屋用途。以空置校舍為例，社會一直有聲音希望政府用作發展文康設施。在2018年，我動議"開拓場地，創造空間，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的議員議案中，促請政府善用空置校舍作文化藝術或體育用途。事實上，不少空置校舍位處鄉村偏僻位置，缺乏交通配套承托大型房屋發展，而部分位於市區的校舍，即使要建屋，也只能作插針式發展。如用作填補過去規劃不足，供文康體育，以至滿足安老等空間需求，相比起過渡性或短期的房屋用途，其社會效益將更明顯。此外，軍事用地實在不宜建屋。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即使現在是太平盛世，也需要具備憂患意識，在各區保留若干空間作軍事用途。這些用地改建為房屋後將會不能逆轉。

一些環保團體反對填海，又反對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建屋，理由是要保護生態，但收回高爾夫球場，移除國家一級古樹，影響稀有昆蟲的棲息地，便不算是破壞生態環境嗎？佔香港面積四成的郊野公園共有44,000公頃土地，是否神聖不可侵犯呢？只是動用邊陲地帶的5%，便可以獲得2,200公頃土地，按照一般的建屋比例，可建316,000個單位，容納80萬人居住。當然，我並不是指必須優先發展這些郊野公園的邊陲地帶，只是想帶出，如果我們寧願犧牲體育運動發展，而不願意利用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建屋，是否雙重標準呢？代理主席，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出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局部發展建議，只能興建4,600個住宅，對房屋需求而言，根本是杯水車薪，但對於本地高爾夫球運動而言，卻是十分嚴重的打擊。放眼亞洲，香港總面積1,100平方公里，人口740萬，新加坡面積720平方公里，人口560萬，人口密度比香港還要高，但新加坡最少有大約17個戶外高爾夫球場，而新加坡的居住條件亦較香港優越得多。另外，東京約有20個戶外高爾夫球場，而香港目前只有6個戶外高爾夫球場。故此，要是會內同事認為粉嶺高爾夫球場未獲善用，我們更應該站在同一陣線，共同要求球場管理方擴大對公眾開放，加強向公眾推廣高爾夫球運動，以惠及社會，而不是犧牲本地罕有的場地及本地高爾夫球運動的發展。事實上，隨着新界東北逐漸發展，四周將會興建不少高層住宅和商業大廈，充分綠化的粉嶺高爾夫球場正好擔當區內"市肺"，發揮緩衝作用，就好像維多利亞公園之於銅鑼灣，九龍公園之於尖沙咀。香港土地短缺，帶來的不單是住屋問題，各行各業的發展空間也同樣受到擠壓。

行政長官說過，房屋問題是施政的重中之重，上屆和今屆政府一直努力覓地，可惜房屋供應仍未能追上市民的需求，目前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已經超過5年半，是非常迫切的民生問題。原議案及9項修正案提出了不少增加短期土地和房屋供應的意見，由於時間關係，我無法逐一回應，以下我會集中表述對於收回棕地及粉嶺高爾夫球場的看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2018年最後一天發表報告，列出3個應該優先研究及推行的選項：包括棕地發展、利用私人新界農地儲備、利用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用地。現時新界大約有1,300公頃棕地，大部分屬於私人土地。小組報告指出，市民認為發展棕地可以停止部分棕地作業對環境持續破壞，因此要求優先發展。在此，我必須為棕地及棕地作業者說句公道說話。首先，為何我們會有棕地？其實大部分棕地的前身都是農地。在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發展新界，興建不少公共設施，例如水塘、公園、房屋、隧道等，工程會抽取地下水，令農地因缺水而變為乾涸，不宜耕作，加上當時香港經濟起飛，農業日漸式微，農地漸漸被荒廢，變成了棕地。現時棕地作業包括食品冷凍倉、港口後勤、貨櫃車場、回收場、建造業機械及物料儲存庫等。棕地是香港經濟轉型衍生出來的現況，市場有需要才有棕地，所以請大家不要妖魔化棕地作業者。代理主席，我並不反對收回棕地發展公營房屋，但收回棕地後，如何妥善重置棕地作業，為業界尋找營運空間，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部分作業需要存放大型機械，根本無法"上樓"。棕地作業者亦很擔心負擔不起搬遷後的昂貴租金而結業。我們不能因為要興建房屋而扼殺現有經營者的生存空間，必須安頓好經營者才去收地。政府兩項棕地研究結果將會在短期內公布，期望屆時有詳細的數據分析及完善的安置方案。代理主席，我首先申報我是香港哥爾夫球會的會員。原議案提出全面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172公頃土地用作發展房屋，我代表新界鄉議局表示反對。粉嶺高爾夫球場有100多年歷史，球場內有行政長官粉嶺別墅及球會會所，分別獲評為一級及二級歷史建築，亦有不少新界原居民祖先墳墓，部分祖墳可追溯至明、清兩朝，後人每年都前往拜祭。收回球場發展是否想連歷史建築、先人的墳墓也拆卸？剛才有議員說，打高爾夫球是權貴的玩意，以前可能是，但近年這項運動在全世界已經非常普及，不少學校、基層學生也可以參與，高爾夫球場正是推廣運動發展與普及的場地，亦是舉辦國際公開賽的場地，以及香港選手的訓練基地。即使局部發展，也會削弱它的文化歷史價值及用途。因此，我認為要全面保留粉嶺高爾夫球場，反對涂謹申議員的議案，也不會支持所有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土地的修正案。代理主席，今天我們討論了很多增加土地的方法，我相信政府不單要解決眼前5年、10年的居住問題，而是要建造可以讓市民安居樂業和安老的宜居城市。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放眼未來。目前我看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施政報告所提出的"明日大嶼願景"，填海發展東大嶼都會。有議員同事反對大規模填海，說會影響海洋生態，又把"明日大嶼願景"妖魔化為"大白象"工程。事實上，香港有7,000公頃土地都是填海得來，佔已發展土地面積四分之一。過去10多年來，香港填海步伐減慢，由八九十年代每年平均200公頃，跌至2000年後每年平均40公頃，才會出現時的"土地荒"。在交椅洲和喜靈洲興建人工島，可以為香港新增1,700公頃土地，提供住宅、消閒、商業用地，有利香港長遠發展。填海得來的土地，可以提供260,000至400,000個住宅單位，以七成公營房屋計算，即新增大約180,000至280,000個公屋單位，惠及基層市民，我看不到有甚麼理由要反對？新界鄉議局唯一要求，是政府必須推展整個"明日大嶼"計劃，日後的交通走線必須途經梅窩，以解決大嶼南、梅窩的交通負荷及居民需要。政府應該盡快向立法會提交填海方案，進行前期研究，多管齊下，為下一代創造宜居空間。

大家有不同意見，這並不奇怪，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建制派故意把"閒置軍事用地"刪去。請大家留意，在涂謹申議員的原議案中，其實只是建議與中央人民政府協商，研究若相關的軍事用地使用率偏低，是否可以釋放出來。

換言之，如果軍事用地真的處於閒置狀態，使用率不高，香港政府其實可與中央政府商討。若說連商討也不可以，我認為這種雙重標準是匪夷所思的。我們經常說土地供應如此緊絀，希望以多管齊下的方式覓得土地，如果與中央政府商討他們手上的軍事用地亦不可，連商討也不能的話，那麼我們有否用盡所有工具呢？這自然會引起最大的疑問。有鑒於此，我真的很想問所有把涂謹申議員這項提案刪去的同事，究竟為何連展開協商，詢問中央政府可否將這些軍事用地騰出來作為香港的房屋用地亦不可以，原因為何？第二，我想回應關於迪士尼樂園的土地問題，我們提出的意見是，樂園合共60公頃的第二期用地正在曬太陽，直至2025年也沒有任何展望，不知道將會如何發展。

我想每項公共政策經過20年後，原來的政策目標可能已經完成任務。不過，在20年後，業主如果能有效地與政府分享租金收入，令有關單位成為市場上租盤的供應來源，是否相得益彰？

我提出這個做法的原因，第一，只是令因政策而被凍結的30萬個未補地價居屋單位可以出租。

最後，最重要及我想回應的是，有同事表示這種做法是雙重福利，但假如我是居屋業主，手持六成業權，除了自住外，連取得六成的租金收入亦不可，從私有產權的角度而言，這樣對我是否公道？

最後，我想回應重建公屋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感謝涂謹申議員在立法會提出這項"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改善公營房屋短缺問題"的議案。香港地少人多，製造土地的工作緩慢，建造住宅單位數量亦嚴重滯後，供不應求的情況造成樓價持續高企，亦與市民的負擔能力嚴重脫節。今天，這個問題已演變成社會大問題，土地供應不足不單會對房屋供應造成問題，同時亦會窒礙香港經濟發展。雖然政府近日公布了《長遠房屋策略》，提出會在未來10年興建45萬個住宅單位，但目前輪候公屋人數有數十萬人，一般輪候時間更要5年半。在這種情況下，《長策》提出的辦法，始終是遠水不能救近火。在無法及時照顧這11萬至12萬名居住在欠佳住所的困苦市民的情況下，我認為對於一些弱勢社群居民，特別是居住在"劏房"的居民來說，莫說要他們等待5年，即使等待5天也嫌長，因為他們的生活確實相當苦不堪言。

這些單位的平均面積為15平方米，每個單位可以居住約1至2人。在這情況下，應由政府牽頭推行。由於說明是臨屋，15平方米其實也是很狹窄的，但總較他們現時居於面積不足12平方米較好，而且他們現時是要兩三人一同居住，並要繳付昂貴租金。如果政府可以推出這項臨時措施，可說是大恩大德、皇恩浩蕩。

長遠而言，對社會亦有正面和健康的作用。如果政府願意這樣做，每公頃土地可以容納3,000人，只要有40公頃土地，便剛可照顧約12萬人的需要。

因為，目前收回土地可作的用途相當狹窄，例如只能用作興建道路和公屋等。可是，我相信隨着社會情況變化和改善，以及五花八門的發展項目推出，如果單純用作興建道路、天橋和公屋，我懷疑《條例》目前的規定，並沒有足夠彈性照顧社會上的需求。如果我們有決心修改及運用《條例》，便可以收回新界的棕地和閒置農地，以開拓新發展區作建屋用途，並研究重新推出乙種換地權益書，作為向土地業權人補償的方案。早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向政府提交的報告中，建議優先推行8個土地選項，當中3個用作短中期房屋建設，另外5個是中長期選項，合共會有3,235公頃土地。當中發展棕地的建議，甚獲社會人士認同。可是，這做法說是容易，但絕對不是手到擒來、立竿見影的解決辦法。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亦要照顧業界人士的需要，他們需要棕地作為經濟和工作的基地，如果我們忽略了他們的需要，這樣便會此消彼長，只顧建屋，卻扼殺了他們在經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因此，我建議政府考慮在徵用棕地發展房屋之餘，研究重新推出乙種換地權益書，向棕地和土地業權人提供合理的補償，容許他們利用該等換地權益書與政府或私人地產商合作發展工作或物流項目，保障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減輕棕地業主在政府提出徵地或收地時所作出的阻力。與此同時，我認為政府應考慮放寬在貨運碼頭上蓋發展的地積比率和用途，鼓勵和容許業界和發展商作更進取的工業、物流、房屋及其他用途，並優先給予持有乙種換地權益書的人士參與有關的發展計劃，造成多贏的局面。主席，中國人有句說話是"貨如輪轉"，代表着生意興隆，經濟活潑、繁盛。

無論如何，建設西大嶼山所得的效益，總比建設東大嶼山來得快和更為"貼地"。

我在這裏亦想申報，我申請香港哥爾夫球會會籍已經超過20年。

如果大家以為高爾夫球仍然是富人的遊戲，那便錯誤了。高爾夫球已經不只是特級人士的遊戲，在海外各個地方，已經有中產階級玩這遊戲。能夠踏上青蔥的草地，在環境優美的空間結伴同遊，這是我們要爭取的生活質素。主席，破壞容易建造難，保育更難。這次聽過議員的建議後，我相信在房屋的長、中、短期的供應方面，發展局應該也有所得着，如果發展局局長有興趣聆聽我的詳細建議，我亦樂意與他交流意見。

要保衞一些既得利益時，何患無辭？主席，我發言支持涂謹申議員的原議案，要求政府盡快回應市民的訴求，增加短中期的公營房屋供應。現在經過土地大辯論之後，市民也懂得說了，已經朗朗上口，也就是引用《收回土地條例》、使用現有棕地，以及全面收回高爾夫球場，以立刻可以使用的土地來發展公營房屋。不過，我今天更想與大家討論的是在土地辯論中的數個重要的概念，而我發現政府並沒有向市民說清楚，社會討論時也很容易混淆。

其實，這數個概念之間是要有連接位的，不是麵粉一下子便可以變成麵包。我們看到香港的土地，當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樓價高企的原因是土地供應銳減，不一定因為土地儲備不足。

所以，第一個重點是增加土地儲備是否等於增加土地供應？全港的土地差不多也是屬於政府的，土地供應可以由政府控制，甚至壟斷。扣除已經出售的土地，政府仍然擁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土地，加上港府高度依賴與土地相關、佔政府總收入大約兩成的收入，所謂的高地價政策實際上必須透過政府行政操控，減少土地供應才能成事。多份研究均指出，香港有兩次土地供應銳減的情況，過往我也曾提及。在1985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至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香港出售的土地每年通常為20公頃至30公頃，而在2001年至2009年間，平均土地出售量低於10公頃；2003年SARS之後，由於賣地成績不理想，甚至停止賣地。

我剛才提到過去兩次出現的情況，政府均以行政和意志壓低土地供應，而發展商買入土地後，也可千方百計減慢其建築節奏或出售樓宇的步伐，囤積居奇，以調控私營房屋的供應量。由此可見，透過增加土地供應來增加房屋供應的策略，能否直接有效解決問題呢？我認為值得深入商榷。

主席，我想以4個光怪陸離及令人費解的現象來回應涂謹申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第一，香港是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卻有3個供富豪享用的高爾夫球場，最大的當然是佔地172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但也不是有錢繳交會費便可成為會員，還要排隊。

第二個令人覺得光怪陸離的現象是，在短中期增加土地供應措施中，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隻字不提的選項，便是善用閒置軍事用地。我也很懂得大體，我說"善用"而不是說"收回"。在地價處於全球數一數二的香港，有2,700多公頃的軍事用地，有一些更位處市中心。很多市民也覺得，這些解放軍用地大部分像是人影也沒一個，但解放軍卻以"有防務需要"這5個大字為由，令人問也不敢問。

照片中的白色建築物是英軍留給解放軍的，本來用作軍事物資的倉庫，在颱風山竹過後，這個建築物的白色鐵閘被吹毀，出現一個高度最少數米的洞，整個月仍未修好。如果九龍塘軍營真的無時無刻也有重要的防務用途，為何鐵閘損毀數月仍不維修呢？為何倉庫內好像空空如也，甚麼也沒有？

早前我收到一些街坊反映，指一些正在申請公屋的人和住戶其實在境外持有物業卻沒有申報。

如果能夠嚴懲這些隱瞞資料、沒有如實申報持有境外物業的人......其實所有濫用公共房屋資源的人也應該嚴懲，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更是患不公，而嚴格執行這些規定除可增加公共房屋資源外，亦可減少民怨。

我剛才提到放上Facebook有關要求嚴打那些持境外物業的公屋申請人的帖文，有人回應了一句有點偏激的評語，他說："根本不用搞這麼多，取消150人的限額便甚麼也解決"，這句話是有一點兒偏激，但當我們討論房屋問題時，除了增加供應，而且供應亦不能即時增加時，需求控制也是必定要做好的。香港作為一個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天有150名持單程證人士入境，源源不絕地輸入人口，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我並非要求政府減少或增加限額，而是要求政府切實收回入境審批權，因應香港的人口需要或房屋供應的節奏來調節容許移民移居香港的步伐。

主席，首先感激涂謹申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今天有機會討論短中期房屋供應這項議題。

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常說這個城市的人看不到未來，正是因為很多"80後"、"90後"世代找不到地方住，希望政府可以想法子盡快幫助他們。

軍事用地難道真的碰不得？大家看看，今天的麗閣邨、麗安邨等，前身都是軍營，改變用途後容納了不少人居民。

說明關鍵在於政府是否真的有心、有魄力，找出香港的閒置用地及可供使用的地方建造過渡性房屋，建得一間得一間，幫得一家得一家。

新加坡的房屋政策是要人人都擁有一片新加坡，務求令市民對城市、對國家產生歸屬感，讓他們置一塊"磚頭"，在當地落地生根，看得見未來。事實上，新加坡的組屋政策最初也抄襲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人家青出於藍，做得比我們更好，所提供的公共房屋比我們的寬敞。

所以，想辦法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實在非常重要。除了高爾夫球場及軍事用地外，涂謹申議員的議案亦提出很多不同的方法，相信稍後會有同事加以補充。我們覺得，政府如真的大力做好房屋政策，市民是看到的。

我探訪了一位單親母親和她手抱大約1歲的女兒，我並不能夠進入她的"劏房"，因為雖然我也能夠在屋內站立，但只要轉身便會撞到她的家具和擺設，那裏有很多雜物，右邊是電磁爐和電飯煲，正前方是相當殘破的廁所，左邊是雙層床，上層全部是雜物。我探訪她後，覺得香港如此富庶的城市竟然有如此惡劣的生活環境，其實是香港人的悲哀，亦是香港的羞耻。所以，當一些商界人士或建制派部分人士說高爾夫球場很重要，不要收回，因為會影響高爾夫球運動、影響他們商談生意等，我認為的確是有影響，我不能說沒有影響；不過，我們要平衡整體社會的利益。現在房屋的問題是香港最重大的民生議題，建制派和商界經常說民主派只搞政治，破壞民生和經濟，為何最重要的民生議題你們卻不說呢？

財政司司長最懂經營"劏房"，他的生意便能滾滾而來了，是否如此呢？我在數年前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是"寧打高爾夫，家園危危乎"。為推行東北發展計劃，多個村民住了數十年的家園，政府說為了公眾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而要收回來進行發展，我們是明白的；但在對面的高爾夫球場，你卻說為了在青蔥草地上結伴同遊，欣賞高爾夫球場的美景，市民數十年的家園你卻說應該放棄，而你一個月前往一兩次的高爾夫球場則寸土不讓，這樣說得過去嗎？

主席，另一方面，我們說到軍事用地，其實涂謹申議員寫得很穩健，提出與中央政府協商，只是協商而已，報請中央人民政府，"將香港部分閒置或使用率偏低的軍事用地釋放作房屋發展用途"。

因為中央政府可以在3分鐘內派軍隊——步兵而已——佔領政府總部、行政長官辦公室、立法會大樓和終審法院，他們可於3分鐘內跑過去，全部可以佔領。

所以，涂議員，恕我直言，這些軍事用地真的難以報請中央釋放出來，無論這些用地是否在黃金地段，而環顧全世界，有哪個重要的城市會把軍事基地正正放在政府總部和立法機關的旁邊呢？

主席，本港樓價高企不下，房屋嚴重供不應求，這已成為最嚴峻、最迫切的民生問題。根據政府的統計，去年私人住宅售價已經較1997年的高峰期高出超過1倍。在去年第三季度，市民的置業購買力指數，即按揭供款相對住戶入息中位數的比例，惡化至74%，大幅高於1998年至2017年44%的平均數。超過15萬宗輪候公屋個案的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5年，不僅引致市民生活質素嚴重倒退，更影響香港經濟成長和社會長治久安。房屋問題的根源是土地短缺。有見及此，特區政府近數年推出了優化土地供應策略，提出包括在維多利亞港以外填海、發展岩洞和善用棕地等措施。但是，由於利益糾纏不清，以及複雜漫長的收地、賠償程序，令土地開發工作舉步維艱。涂謹申議員今天的議案，是想通過一些中短期的措施，增加公共房屋供應，這個出發點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然而，在議案提出的7項措施之中，除了第五點有關"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的措施外，其餘都是一些近年不斷重複的概念性議題，並不具備中短期的可操作性。當中一些措施更會面對賠償、法律訴訟、環境評估等挑戰，亦有一些措施經過特區政府研究多年後仍然毫無寸進。可見解決本港土地短缺問題是沒有快速通道的。主席，政府已經表明未來新的房屋供應將會以公私營比例為7：3來規劃。如果可以效法新加坡政府的做法，把公營及私營房屋兩個市場分開，就有望令本港市民未來的住屋階梯更明確。但是，事實上，本港的土地儲備，包括今天議案中提及部分解決措施涉及的土地，絕大部分都集中在新界。在港英政府年代，當時政府認為與擁有大量土地的原居民協商並不容易，只能通過不斷填海打造新市鎮來配合香港的發展，同時推出丁屋政策，以安撫受影響的新界原居民。然而，直至今天，情況還看不到有根本的變化，甚至可以說是更複雜。除了很多原居民在使用土地的過程中利益錯綜複雜外，還涉及囤集土地的各類人士，以及不希望進行大型發展的非原居民，令人覺得覓地往往費時失事，避之則吉。由於土地叫價高，開發成本亦相當高昂，以致樓價不斷被推高。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要多管齊下，包括"明日大嶼願景"、發展新界棕地、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活化工廈，以及精簡管治等。但是，根本的出路只有大面積的填海造地，突破供給側的限制，建設新型城區。填海造地可發揮最大限度的主動性和主導性，爭取用約10至15年時間，徹底解決港人的居住難題。香港多年來合共有超過7,000公頃的填海經驗，填海技術和安全性毋庸置疑。我重申一個觀點，填一個人工島，只須經過一次環評的檢核、一次交通規劃、一次法律訴訟，可謂事半功倍。但是，如果把人工島上數百幢樓房改為在新界農地、棕地、高爾夫球場上興建，此處興建10幢，那處興建8幢，便須分別面對數十個甚至逾100個環評報告、法律訴訟個案、交通規劃，曠日持久，建屋速度緩慢，事倍功半。雖然說大面積填海是解決本港土地短缺最徹底的辦法，但特區政府未來要推進這個藍圖，也要爭取更多支持。舉例而言，儘管中部水域的生態敏感度較低，也要切實進行嚴謹的環境評核工作，採取新技術手段把影響降到最低。與此同時，應該進一步細化方案和規劃設計，完善長遠房屋策略，把房屋供應，尤其是公共房屋的供應落實到位，讓市民及年青一代看到希望。此外，還要加快細化相關的財政安排，明確釐定項目的總投資額及每年須攤分的金額，給市民和立法會一個好的交代。主席，今天議案所提出的解決措施，相信將之由概念變為可操作方案需時，並不能夠在短期內解決土地和房屋供應的問題。反之，香港應該立即啟動長遠可行的解決辦法，並且盡快落實，讓方案在數年後由長期變為中短期方案。否則，在房屋供不應求的問題上，只會不斷出現議而不決的情況，嚴重窒礙香港的長遠發展，以及市民的生活質素。

主席，房屋問題基本上是全港市民目前最關心的問題，民建聯早前曾進行一個關於市民關心議題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房屋問題依然是市民最關心的議題。

就此，我相信政府過去不是沒有想過各種辦法。

公道點說，其實應該讓政府稍後認真計算並提供準確數字後才下判斷。

主席，總結來說，我認為要真正處理香港房屋供應或樓價的問題，最終只能從土地供應方面着手。

主席，香港的房屋問題並非近一兩年才出現，其實已困擾社會數十年，只是在最近10年、8年，樓價飆升、土地供應緊張，令問題非常突出。前兩屆政府或前兩任特首也很努力地解決這個問題，但似乎仍未能縮短現時輪候公營房屋的隊伍，達致3年獲編配公屋的目標，亦不能令私人樓宇樓價緩慢地向下調整。所以，這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很多同事今天提出了很多短中長期的方案、他們的憂慮，以及須如何處理，我也是贊同的。不過，我想指出的是，當我們在會議廳內誇誇其談的時候，很多居於板間房的市民確實度日如年。我們必須提出一些簡單、即時見效的方案，才能夠把他們拯救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年幼時也是個新移民，雖然不算是居於板間房，但也是居於"包租婆"租出的一個房間內，在雙層床上睡覺，白天做家課時就打開摺枱，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也是這樣的。

最近有一位朋友介紹我參觀一些過渡性房屋，我亦想借此機會向局長指出為何過渡性房屋如此有效和迫切。這是慈善團體九龍樂善堂一項名為"樂屋"的計劃，但我先談談受惠家庭的情況。一對夫婦有兩個孩子，一個有學習障礙及輕微自閉症。他們租住板間房，由於小朋友不懂表達，因此可能經常在房間內哭泣，鄰居們當然覺得騷擾，經常責罵他，令到母親在情緒上受到極大困擾及壓力，她甚至對我說她想抱着兩個小朋友到天台了結生命。

在遷進新居後，他們的經濟相對沒那麼緊絀，小朋友向醫生求診才發現他患有我剛才提及的學習障礙及自閉症。經過治療，現時小朋友基本上已逐步康復。

因此，居住環境不單影響生活質素，對整個家庭甚至人生也有很大影響。

回看數據，樂善堂只能提供80個單位，這是杯水車薪，如果單靠他們，一定無法處理更多個案。我看到社會上還有很多其他慈善團體正在一起努力，但如何能夠解決現時房屋問題的燃眉之急呢？我的同事給我準備了一些資料，指出在申請過渡性房屋方面，政府的申請手續頗繁複，甚至機構有時候也不懂得填寫，須聘請一些專業人士協助。設立這麼多關卡，當然可以保障居住或結構安全，但對於正在輪候入住公屋或想解決住屋問題的人，我覺得確實有點兒吹毛求疵。因此，既然議會內的同事都認為房屋問題如此重要，而我剛才又向大家舉出了例子，讓議員知悉情況，我希望大家可放下爭拗，盡快讓政府在短期內提供更多過渡性房屋或加快供應公屋，而我亦認為土地供應也不應停留在爭拗的階段。

主席，今天我們辯論的兩項議員議案，剛巧都是關於社會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反映特區政府的特質，便是重富輕貧，分配不公，採用雙重標準和偏袒權貴。在剛才議員的辯論中，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建制派同事——我不可以說他們完全護航——他們是選擇性護航，就某些選項，例如高爾夫球場、軍事用地或公私營合作等，大鑼大鼓、舞獅頭地說好，要予以處理，但其實他們與特首林鄭月娥的作風一致。

但很不幸，剛才很多建制派同事只在誇誇而談。

我要稱讚何君堯議員，他申報了，其他同事沒有，卻站出來護航。

有些同事說，那裏有古樹，有生態價值及歷史建築物，故此不應收回。

還是只滿足於小規模的土地發展？如果政府只滿足於小規模發展，那真是多餘，因將來其他土地發展將會受阻。

主席，在整項辯論中，某群同事其實只是在保駕護航。同一番言論，同一個speech中，其概念可以自相矛盾。

現在涂謹申議員只提出與中央協商一下而已。

香港的房屋供應嚴重失衡，我們實政圓桌就這問題已討論多時，並在去年5月至8月設立多個街站進行問卷調查，接獲1,500多份回應。我們的調查結果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報告相當吻合，但我首先想指出，我們支持一個方案，不等於放棄其他方案。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最為市民接受的選項包括發展棕地、新界私人農地儲備、遊樂場用地，以及兩項填海選項。我先談談最近討論得最多的填海，我們這項調查針對的是在東大嶼填海1,000公頃的計劃，原則上，可以用來興建25萬個單位，也是各選項中唯一可以在單一地點最大scale興建最多單位的選項。

跨區公路方面，既然有鐵路，便一定也要有公路，接駁十一號幹線，經過大嶼山，過海穿過交椅洲，再連接港島西，全長12公里，按照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在2012年的價格，加上20%至30%的inflation，以每公里46億元計算，合共是530多億元。根據2018年的啟德賣地——因為這是CBD，所以我便用啟德作為參考——九龍啟德第1F區1號地盤商住用地，每平方呎的樓面面積投標價為17,800元，我打個七折，折算後是12,500元。另一幅用地是啟德第4B區3號地盤住宅用地，是最新、最update的，地價大約是每呎14,500元，七折後是1萬元。換言之，商住面積4,000萬平方呎，乘12,500元是5,000億元；住宅樓面面積3,500萬平方呎，乘1萬元是3,500億元，這是私樓的面積，不計公屋，總收入是8,570億元。減少1,000公頃海域，可增加3,950億元現金收入，以去年12月計算，我們可增加4,000萬呎商業樓面面積、78,000個私樓單位的土地供應、18萬個公營房屋單位的土地供應、一條28公里有8個車站的新鐵路，還有一條11公里過橋和經過隧道的公路。

主席，今天討論的房屋問題，我相信是議會或社會非常關注的題目。香港房屋嚴重短缺，導致樓價不斷攀升，租金亦是歷年最高。

涂謹申議員的議案提到要使用軍事用地、高爾夫球場、棕地或其他用地來建屋，這些都是大家過去提過的。

我們不知道政府會接受當中的多少意見，不過，這是爭拗中的唯一辦法。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審視一下，香港現時的土地供應究竟能否配合建屋目標，如果大家還在爭議，又能否解決香港人付託議會及政府的難題呢？

我本來不想就此議題發言，但希望透過今次的發言，呼籲各黨派好像上一項議題般，共謀發展，為香港的房屋努力，不要再引入更多政治爭拗，其一是收回軍事用地，還有收回高爾夫球場，有些人又不支持收回高爾夫球場，爭拗下去的結果只會是一場空，最後完全做不到房屋供應。我最近與一些新界居民攀談，說到還有很多現成農地，特別是荒廢農地，足夠興建很多房屋。我希望政府在今次的辯論中認真思考一下，如何利用新界的土地，興建更多新房屋。相信新界區的居民不會反對政府收回土地，但必須進行充分的諮詢及解決現有土地或房屋的配套問題，我相信他們會全力支持的。所以，藉此機會希望局長與新界鄉議局及新界區居民或業權人多作研究，如何進一步放寬賠償及安置的政策，令他們願意交出土地予政府發展房屋，解決現時面對"房屋荒"的問題。

我本來不打算發言，只是想學習，當然，聽到石禮謙議員的發言，我真是再次從議會其中一位很資深的議員學到新知識。在短短7分鐘的發言時間，石議員用了5分鐘向我們講解《基本法》的精髓，同時回應民主派有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的要求。當然，石議員不同意這項要求，便娓娓道來一大堆道理。

其實，他在最後1分鐘嘗試為地產界說項，這樣沒有問題，因為他來自功能界別，為自己的界別說話，是天經地義的。但是，我只是想藉此機會回應一下，粉嶺高爾夫球場這塊土地並不屬於香港哥爾夫球會。我相信石議員都同意，這塊土地是屬於香港市民的。

我們便要問，在公共政策上，這是否合比例？這是否符合香港人長遠的利益，是否公平？我認為這點才是真正需要討論的。當然，我們沒有任何人——我相信最少限度沒有任何民主派的同事——會認為我們要破壞《基本法》最基本的原則，要將私人財產收歸國有，將社會主義推向香港。

但是，當我們義正詞嚴地說要保護私人財產時，我們亦需要問問，在公共政策的精神上，我們在保護私人財產的同時，是否對得起香港人？就這一點，我相信石禮謙議員剛才並非這個意思。不過，我覺得我有責任在這裏提醒他。當然，郊野公園不應成為今天最大的爭議點，因為不是有很多同事特別就此事發言。不過，既然石議員提到，我亦想簡單講解一下。其實，郊野公園是屬於全香港市民的財產。關於動用郊野公園的土地，我相信不是一吋土地也不能用，只不過，在動用一吋土地之前，我們是否應該先用盡所有其他方法覓地呢？這才是今天辯論的重點所在。主席，我無意用盡7分鐘的發言時間，以上是我回應石禮謙議員的陳辭。

但是，各位議員是否知道，何時可以使用？即使行政長官說完全接納你們的意見，何時才可以發展呢？因為一定要做環境影響評估，亦要做運輪交通評估。經常往北區或者住在北區的市民，例如黃國健議員，便很清楚，古洞和凹頭經常塞車，粉錦公路非常狹窄，根本難以負荷多4,000戶所需的很多車輛，況且附近有4所學校，對面是北區醫院。即使特首表示，完全接納你們的意見，擁抱民意，不理會國際社會的看法，將現在全亞洲最優秀的球會毀於一旦，其實起碼要10年。所以，我希望澄清這其實不是一個實際的短期解決方案。

我留意到很多同事運用其想象力，想出很多不同方法。但是，有些的確並不可行，例如軍事用地。第一，根據《駐軍法》，如果收回軍事用地，便須用另一幅土地作補償。第二，所有軍事用地，除非打仗，平日會用作訓練，或者其他一般人看不到的軍事用途，並不是說看不到有士兵操練就等於閒置。況且，軍事用地的事宜一定要經過中央軍委審批，所以軍事用地作為選項並非切實可行，只會造成一些無謂矛盾。相信專責小組的報告，大家都是明白的，而"明日大嶼"是一個很長遠的願景，我相信根本是......大家想一想，政府第一步要來申請撥款，進行可行性研究。根據報道，可行性研究的費用已由梁振英年代的2億4,000萬元增至5億元，看來政府今年會提交申請。假設我們批准撥款，棕地研究也要做兩年多，"明日大嶼"的可行性研究便可能要做5年，而5年後還要每一期來申請撥款，這是20年都不會發生的事。我相信最快可用的——相信行政長官也在盤算——就是1,000公頃的新界農地。

過往也有很多公私營合作的成功例子，大家換地配合社會發展，例如搬遷生力啤酒廠。

就公私營合作方面，我相信政府很快便會動腦筋，思考如何做到真正有利社會的公私營合作，不會令政府又做了冤大頭，我覺得這些我們反而要密切留意。

主席，剛才聽了兩位相當資深的議員——石禮謙議員和葉劉淑儀議員——的發言後，我必須作出一些回應，因為他們均提到"公民黨"這3個字。石禮謙議員剛才提到《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時，說得相當激動。他問到我們現時是否要違反《基本法》和違反業權擁有人的應有權益，以及收回土地是否等於不尊重《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我知道石禮謙議員唸過法律，相信他亦知道第一百零五條的字眼是"in accordance with law"，即是要按照基本的法律程序和法律公義行使一個人的產業權。我相信石禮謙議員並非不知道這點，但投票選他的地產商希望他這樣發言，是要把業權說成大於......即使社會欠缺足夠土地，並有迫切公眾需要興建更多房屋和公屋——我先申報我是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委員——在香港面對嚴重的土地短缺問題時，作為地產商的代表，他也要在議會內大聲讀出《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把他們的業權說得好像神聖不可侵犯般。

所以，我希望石禮謙議員聽清楚、看清楚《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才發言。

沒錯，在該處打球確實有很大的樂趣，但她提到香港哥爾夫球會屬於全香港市民時，我便感到有些奇怪。如果她說香港哥爾夫球會屬於全香港市民......
主席，郭議員誤解了我的意思，我剛才指北區有如此良好的生態環境，全是屬於市民的。

很多議員同事說我"離地"，但我認為葉劉淑儀議員比我更加"離地"。最低限度，我知道我要支付1,000多元，跟隨朋友前往粉嶺打球時，我並非在代表香港人享受當地的生態價值，又或是享受那棵樹、那條河流、那片綠草地等。我不是要求立即清拆整個高爾夫球場，或不理會粉嶺高爾夫球場本身既有的生態價值或歷史價值，但她提出高爾夫球場是供全體香港人享用，這種說話相當"離地"和假仁假義的。

我們不可能把所有作業務或運動用途的地方，都用來興建公營房屋，這是不切實際的。

委員希望可以把古洞南的42公頃土地用作漁農發展項目，讓漁農業界發展。

漁農業是否生產力或產值很高的產業呢？我相信不是，但是，為何左、中、右政黨也支持呢？這正正是我剛才所說，香港除了有房屋需要，不同sector、產業或活動也有其發展需要。為何上次那42公頃的土地用作漁農業，發展農業園，所有左、中、右政黨也支持；而這次希望可以保留粉嶺高爾夫球場——一個國際級的高爾夫球場，卻又會有那麼多議員持相反意見呢？

因此，我很希望政府和議員細心想清楚收回高爾夫球場土地的問題。

如果我們今天要把協議"搬龍門"，對於我們以後說話的聲音是大或小——即別人是否信任香港，亦是很重要的指標。所以，我希望大家想清楚。最後，便是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新界土地的問題。新界有很多土地，一些是棕地，一些則是荒廢農地，能夠收回固然好。但是，如何與土地持有者商討呢？

如果今天政府不是立即決定填海，以1,700公頃土地作為後盾，而是一直讓別人知道政府根本沒有土地儲備，大家猜猜那些土地持有人會否索價更高呢？

問題是這個機制如何進行？理論上，如果我們包括這句說話在內，我們是假設駐軍或中央軍委不時檢視有關土地是否需要作軍事用途，如果沒有軍事用途，便主動積極交回特區政府發展。

所以，實際上，機制是怎樣呢？

我覺得這樣做，如果真的可行，其實也是好事，我懇請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認真看看。我覺得香港市民絕對不會搶軍事用地，因為設置軍事用地也是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尤其現時的世界局勢也不穩定，國防是有需要的。

所以，這做法是實際可行的。但是，我們不是搶，而是問，如果中央政府真的覺得不需要有關土地，便交回香港人，就是這樣。

主席，我再次感謝涂謹申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以及其他9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亦再次感謝多位議員今天就如何增加房屋供應提出寶貴意見。當中不少意見，包括新增土地的來源、交通基建及配套設施的規劃，以至房屋發展項目的具體執行等，其實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報告中也有所論述及分析。政府目前正詳細研究專責小組各項建議及整理有關資料，會適時作出回應。但是，我希望今天先就剛才議員提出的數個重點作出一些回應。在棕地方面，早前政府委聘顧問進行"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及"棕地作業遷入多層樓宇的可行性研究"，我們相信這些研究可在未來數個月內完成。政府隨後會着手參考顧問研究的結果，制訂政策及擬訂執行安排。我們會爭取在今年稍後時間提出建議供社會討論。同時，規劃署會提前研究新界北鄰近將來北環線的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考慮該區的未來用途。規劃署亦會展開其餘760公頃相對零散細碎棕地發展潛力的研究，當中我們要考慮多項規劃因素，包括交通及社區設施的易達度、棕地面積、其他基建設施的承載量、土地用途與周遭環境是否協調等。我們亦需要尋找發展潛力較高的棕地作進一步的可行性研究。至於其餘發展潛力相對低的棕地，我們亦會研究是否可透過規劃和較完善的配套設施及其他方法，改善這些棕地可能帶來的問題及改善鄉郊環境。有議員提到善用空置土地。政府一向認同土地應地盡其用，亦從來沒有排除使用及發展個別短期租約用地、臨時政府撥地和空置政府土地。反之，這是一項我們一直持續推行的措施。例如，政府無論於新發展區進行發展，或透過恆常的土地用途檢討物色及騰出個別地塊發展，均不時涉及終止短期租約或使用一些當前空置的政府土地。常見的例子涉及短期租約停車場，或一些已劃作休憩等社區用地但當時未有具體發展計劃的空置地盤。不過，我必須指出，把這些有臨時用途或有待長遠發展的土地改作其他發展，面對的挑戰也不少，因為這些臨時用途雖屬臨時，但可能在社區已存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剛才我提及以短期租約租出的停車場，如它們長期在社區存在，往往也反映出社區對此有一定的確切需要。很多時，我們需要為這些相關用途作重置安排，不過要另覓用地亦非簡單容易。另外，並非所有空置政府土地也適合作高密度發展。

部分意見我已在開場發言有所論述，我在這裏不會重複，就其他的意見，我現在總結一下，並就以下數點作出回應和補充。剛才多位議員發言時，提出了各項意見和建議，出發點都是希望增加未來，尤其是短中期的公營房屋供應。事實上，政府一直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首先，2019-2020年度起10年期的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已由以往的60：40調整至70：30，以進一步回應社會對公營房屋的需求。此外，行政長官亦於2018年施政報告中表明，會調撥更多土地作公營房屋發展，政府開拓的新增土地，以房屋單位計算，七成應用於公營房屋。為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政府在去年推行了兩項新措施。一項措施是在去年6月29日公布決定將9幅原本計劃在未來數年出售的啟德及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改撥為公營房屋用途，預料可提供約11,000個公營房屋單位，有助收窄後期公營房屋的供應短缺。政府日後會考慮把更多私營房屋用地改撥為公營房屋用途。另一項措施是，為善用公營房屋用地，目前在人口較稠密的港島北面和九龍半島以外，公營房屋用地的住用地積比率可在技術可行的情況下增加最多三成。這兩項新措施，都能夠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有議員建議善用公共房屋的空間，就此香港房屋委員會一直有探討及研究如何善用空間，我們會繼續考慮各項建議的可行性。亦有議員表示，基建先行有利發展房屋。運輸及房屋局在制訂《鐵路發展策略2014》時，當時的顧問曾就興建鐵路貫通屯荃海岸線的可行性作出詳細評估。根據顧問的分析，屯荃海岸線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東西兩端，其餘地段的發展密度較低，預計不會有新的客源基礎。同時，由於涉及一定的技術困難，單在屯荃海岸線興建鐵路的建造成本預算相當高。《鐵路發展策略2014》指出，以當時掌握的情況而言，屯荃鐵路的成本效益難以確立；長遠來說，如果屯門與荃灣之間的沿海地區的規劃情況及人口有進一步變化，以及運輸需求長遠有所增長，或者該地區的發展規劃有新的考慮，政府或會重新考慮這個鐵路方案。行政長官於2018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願景"，當中所提出的鐵路走廊有部分與屯荃鐵路的走線，即屯門至青龍頭段相若。運輸及房屋局計劃根據發展局和規劃署在進行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內所設定的整體土地規劃，推展《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運輸及房屋局將會根據最新的規劃資料，包括跨境運輸數據，檢視本港2031年至2041年或以後的鐵路和主要幹道等運輸基建的供求，並研究新界西北在2030年以後的重鐵運量。

主席，我動議修正涂謹申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改善公營房屋短缺問題"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